我是次發言是代表新民黨支持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

這些修訂例如"建議1：針對議員行為極不檢點的處分"，均屬非常有必要訂定的明文規定。為何要訂定新的處分呢？因為《議事規則》第452條所訂有關退席的罰則確實顯然不足。例如在我本人擔任有關"一地兩檢"的法案委員會主席時，經常有議員在座位上叫囂，而這種情況其實亦有在其他會議上出現。

對於這類濫用程序、重複無聊的修正案，作為主席，無論是立法會主席、財委會主席還是法案委員會主席，均應有權力作出處理。至於第二批擬議修訂，現正進行諮詢，但當中也涵蓋一些我們常見的情況，因為無論在事務委員會、財委會、人事編制委員會會議上，很多時均有議員忽然提出無經預告的議案。

所以，如果將來能通過一項修訂，要求在例如兩天或3天前提出建議，經秘書處審閱後才提出修訂，相信會合理得多。

我們實應好好檢討《議事規則》，提高我們的辦事效率，以及杜絕過往在立法會出現的種種不堪入目的混亂情況，例如擲物、在座位上叫囂、不斷濫用《議事規則》阻撓進行議事程序等，這些均是任何一個具尊嚴的議會所絕不容許的行為。所以，新民黨支持修訂《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

主席，《基本法》第七十五條訂明："立法會議事規則由立法會自行制定"。所以，《議事規則》可說是立法會的家規，目的是規管立法會議員在參加會議時的權利、操守及行為準則，令會議能夠順利進行，議員可以代表其業界及市民暢所欲言。《議事規則》的藍本源於1997年回歸前香港立法機關的《會議常規》。《會議常規》是一套源自英國國會的制度，包括一系列的慣例、先例及傳統。

又或是當立法會的運作出現問題的時候，導致有議員因此不能履行職能的時候，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便有責任檢討正在實施的《議事規則》是否不合時宜，以保障立法會所有議員可以履行《基本法》所訂明的職能。回歸後10多年，立法會的整體運作尚算順利，議員比較自律，即使有不同觀點和立場，有激烈的辯論，都希望通過辯論以理服人，衣着亦比較莊重、得體，整個立法會予人的感覺是有尊嚴、理性及有水平。正如葉劉淑儀議員剛才提到2012年5月，泛民議員發動了"拉布"戰，黃毓民及陳偉業就《2012年立法會條例草案》提交了共1,306項修正案，發動了冗長的辯論，要求點算法定人數造成了多次流會。最後，該項辯論歷時100小時23分鐘。自此之後，立法會會議的"拉布"、冗長辯論、不停點名製造流會等情況已成為常態；隨後，"拉布"的風氣蔓延至財務委員會及轄下的小組委員會，例如工務小組委員會，導致很多工程撥款遲遲未能批出，影響香港經濟。在此之前，我們曾經耻笑台灣的立法院出現全武行，認為台灣的議政水平差，只會表演，不是解決問題的地方。但近年，香港亦開始學習台灣，立法會成為了政治鬥爭的主要舞台。每當一些議題有機會令政府得分或與內地政策及撥款有關，反對派就會利用《議事規則》的灰色地帶，通過大小不同的會議，拖延會議的進行，以似是而非的歪理設法令法案失效，公共開支不能按時批出，甚至以肢體衝撞的方式影響會議的正常進行，影響如我們想正常開會議員的工作安排。2019年出現了修例風波，為了阻止成立法案委員會，反對派開始變種成為"攬炒派"，他們利用《議事規則》拖延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令內務委員會癱瘓了整整7個月，提交予立法會的所有法案都未能進入審議，令立法會運作差不多停擺。今次《議事規則》的修訂是因應立法會過去近10年出現的亂象，作出一次比較全面的梳理，逐一進行修訂，以確保立法會未來能夠暢順履行其職能。

第一次暫停職務是1星期，第四次暫停職務會增加至8星期。我在看過有關資料後，個人認為罰則比較嚴厲，在諮詢期間，我的意見是重犯期間停職罰則無需加碼，即是每一次停職都是1星期，重犯也是1星期，這樣其實已達到警戒效果。當然，後來議事規則委員會參考了英國及其他海外立法機關的經驗，而且諮詢了其他議員的意見，最後，我亦同意用累進式的罰則，所以，最後我同意支持所有相關的修訂。今次《議事規則》的修訂較能保障立法會議員執行權責及履行權利，除非議員無理地干預會議進行，否則，議員的權利根本沒有受影響。隨着人大的決定進一步得到落實，我相信立法會的亂象不會再發生，香港的政治、經濟和民生將重回正軌，香港昔日的光輝必定重現。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對《議事規則》進行修訂的議案。

主席，我們身為立法會議員，本來應該感到無上光榮，因為能夠參與制定法律、審批公共開支和監察政府施政，是十分榮幸和有意義的事情。但是，這數年只要提及立法會，市民便會想起"拉布"、搞事、流會和擲東西，我身處這個如此嚴肅、如此莊嚴的議事廳，想起過去一幕幕近乎荒謬的場面，真的感到既無奈又痛心。事實上，自從2011年，個別議員利用《議事規則》的灰色地帶發動"拉布"之後，近10年來，部分議員瘋狂濫用《議事規則》的議事程序，但凡涉及跟內地有關的議題，包括《國歌法》、高鐵"一地兩檢"等也無法避開被"拉布"的命運。個別前議員"逢中必反"，"逢特區政府必反"，甚至"為反而反"。在2016年至2020年的立法會會期內，"攬炒派"議員不斷"拉布"拖延會議，涉及501次濫用點算法定人數機制，導致流會14次，造成最少14項法案無法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2019年10月開始，前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濫用《議事規則》惡意阻撓、阻礙立法會運作，加上其他反對派議員裏應外合，導致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癱瘓足足超過6個月。其間多項法案無法及時審議，超過80項附屬法例在限期屆滿前得不到處理，一些跟經濟民生息息相關的法例亦未能及時通過。因應疫情，雖然政府在去年7月宣布押後立法會選舉1年，但"攬炒派"繼續搞事，令立法會根本沒有一次會議能夠順利舉行。去年復會第一天，"攬炒派"就連續12次點算法定人數，用點算人數的方式"拉布"，又以"扯貓尾"的方式，互相提名選舉主席，阻撓會議進行，甚至衝擊主席台等。我們看到有部分前議員無所不用其極，癱瘓立法會運作，阻礙政府施政，令香港陷入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局面。主席，濫用《議事規則》的後果，除了導致很多工程超支和延期或延誤，影響到政府和立法會的正常運作外，更會損害本港長遠的經濟營商環境，以至社會民生的穩定發展。我們看到這數年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香港段、蓮塘/香園圍口岸等跨境工程，全部因為"拉布"出現延誤，這樣不但會增加工程成本，最終要納稅人"埋單"，更會影響香港的就業市場，以及對市民提供的服務。眼見鄰近城市急速發展，香港卻天天糾纏於政治爭拗，事事陰謀論、政治化，甚至很多關乎民生、教育和醫療的政策均無法推行，我相信所有愛香港的市民都感到十分心痛。當然，《議事規則》本身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如果大家也是謙謙君子——好像主席一樣——有權又不會用盡，根本無須修改《議事規則》。但是，在過去一段長時間裏，大家也看到立法會秩序是每況愈下，反映我們絕對有需要按照實際情況再一次修改《議事規則》，所以我也很高興看到謝偉俊議員提出有關議案。主席，經過反修例運動和持續超過1年的疫情，香港已經元氣大傷，社會各界期望立法會盡快恢復有效的運作，我認為縮短發言時間，要求精簡、一針見血也是合理的安排。修訂可以提高立法會的效率，令關乎經濟民生的法例可以盡快通過，現在的建議亦已參考其他地方議會的趨勢，在議會有效運作，以及不影響議員發言權利之間取得很好的平衡。有人說建制派今次在這個時間提出修訂規則是乘人之危，我認為這樣說絕對不公道，因為立法會早在2008年已經研究多個其他地方、國家和普通法國家的議會做法，今次修例亦並非針對任何黨派、任何人士，而是因時制宜。如果建制派為了表現出自己的君子風度而放棄這個時間修改《議事規則》，撥亂反正，我認為這樣真的對不起全香港市民。主席，香港正處於經濟發展的十字路口，今年亦是"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而面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等機遇，未來數年是關鍵時刻，而這些機遇對香港而言，也是千載難逢，我們一定要好好把握，發展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今次修改《議事規則》，關係到行政立法關係、關係到立法會議事效率、關係到特區政府能否有效依法施政，以及全體市民根本的利益。所以，我們一定要做，一定要撥亂反正，糾正歪風，而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已成為香港社會的主流共識。主席，立法會議員的職責是監察政府，而不是癱瘓施政，市民期望我們開會，而不是製造流會。我真心希望通過今次修改《議事規則》，日後大家可以透過溝通化解矛盾。如果大家可以多做一些實際工作，我相信是議會之福，也是市民之福。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立法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基本法》訂明立法會的主要職能是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案；批准稅收及公共開支等。行政、立法和司法作為香港政治體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各有職能，如果立法機關經常無法正常運作，政府提交的法案或有關公共開支的撥款申請未能及時處理，導致政策無法實施，公眾利益自然會受損，影響香港的經濟、民生及法治發展。主席，我自2008年起擔任立法會議員，目睹議會文化的變質。議會不再莊嚴，優質民主在香港立法會不復再，取而代之的是議會文化劣質化、暴力化，香港議會的亂象往往成為國際新聞的部分內容。香港市民除了憤怒和感慨外，其實感到更加心痛的，是香港因為政治內耗而蹉跎大量歲月，我們的競爭力每況愈下。長此下去，香港恐怕會淪為全國的二線城市。主席，過去的議會亂象，市民心中有數，只要隨便在網上搜尋，都可以找到相關數字。例如，在2016年至2020年立法會會期中，有議員在大會"拉布"，涉及501次濫用點算法定人數機制，導致流會14次。

當然，現在我們延任一年，事情已經稍為緩和，得到了處理。所以，在去年我作為內會主席，在總結時我提出了四大遺憾，分別是內會變成議會抗爭的主要戰場，令到民生法案被拖延甚至被犧牲；行政立法關係變得惡化；議會暴力升級；以及香港和中央的互信未能建立。我當時亦清楚指出，隨着社會的新形勢，負責任的議會、負責任的議員需要定期研究《議事規則》，並要更新《議事規則》，讓我們可以適應新的時代變化。主席，說回今天的議題，提出修改《議事規則》的建議總共分為5類：第一，是包括針對議員行為極不檢點的處分；第二，是立法會主席可視乎情況，設定辯論和發言時限；第三，是在任委員會主席在新會期的委員會主席選出前，擁有處理一般事務的權力；第四，是完善立法會的辯論中止待續程序；及第五，是防止可能出現的濫用程序的擬議修訂。第一點是針對議員行為極不檢點的處分。其實，這個部分的討論已經在本會進行了很久，自從有議員在立法會擲出了第一隻香蕉後，自從立法會的暴力鬧劇越來越嚴重後，市民已經多次要求我們收緊對行為不檢點議員的罰則和處分。因為大家也知道，事實上，現時鬧事的議員只可以被趕出場，除了被趕出場外，中間是沒有一個落墨點的，正如之前亦有議員指出。所以，今次其實是想填補這方面的真空。主席，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在審議......主席，我們也看到今次修訂填補了這方面的真空，因為過去除了罰有關議員離場外，最嚴重的就是透過譴責議案，使議員喪失資格。主席，我們在討論和研究這方面的罰則時也相當審慎，我們考慮過其他國會的例子，亦考慮到整體議會的運作。主席，至於設下辯論發言的時限，其實議事論事是議員的天職，所以很多議員都希望在議事堂上暢所欲言，不受限制。早前在辯論時間，以及在內會表達意見時，也有議員表達這方面的想法，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總結過去經驗，某些議員是利用了現時《議事規則》較寬鬆的空間，為了拖延議案、反對議案，令議會的效率受到限制。因此，我們便需要作出平衡，大家亦清楚知道，議會的時間其實是十分有限的，而香港很多方面的法例也需要與時並進，有很多議案亦需要進行討論，以及要通過撥款申請等。所以，如何確保議會可以運作暢順，便是今次《議事規則》修訂的一個大挑戰。我亦知道議事規則委員會已經參考了英國、新西蘭、澳洲、加拿大及美國國會的經驗，概括而言，很多議會也會為辯論設定時限，這做法是相當普遍的。設下規定一方面可以讓議員能夠在議會內有更多發言空間，另一方面，亦可以讓議會在一段合理時間內作出決定，避免議會長期議而不決。至於不同議會所採取的限制類型都各有不同，常見的辯論時間設限形式，包括為辯論設定整體設限——主席，你過去亦曾多次引用——限制在辯論中發言的總次數，以及限制每名議員的發言時限和次數；這些在不同議會中也是有引用的。主席，第三項修訂是回應內會的鬧劇。

主席，《議事規則》需要與時並進，今次我們每位議員其實也相當謹慎，我亦想在此藉這個機會感謝參與《議事規則》修訂過程中的每位同事，特別是議事規則委員會的成員及秘書處的同事，他們都花了大量時間和非常努力，讓這部分的《議事規則》修訂能夠走到今天這一步。我們接下來還有其他關於《議事規則》的修訂，香港議會需要向前走，我們亦需要好好總結經驗，需要前瞻未來。大家也知道，新一屆立法會的議席共有90席，所以如何在當中取得平衡，確實是我們接下來一項重要的工作。主席，近年議會失效，未能有效履行其憲制職能，甚至淪為拖慢香港發展的一個主要角力場。香港長期陷入政治內耗，反觀回歸過去20多年的發展，我們真是錯過了很多機會，也花了太多時間在政治爭拗上。眼見周邊城市及其他競爭者不斷追上，現在新加坡、深圳甚至澳門在很多範疇上其實都已超越香港，實在是一次又一次的敲響了警號，最近中央都忍無可忍出手。所以，我十分期望透過《議事規則》的修改及"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後，香港政治可以回復穩定，立法會能成為一個真正有序、健康的議事平台，讓香港可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謀劃長遠。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我們現在辯論的，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修訂《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對於這次修訂《議事規則》，我比較關注3方面，但在我說出我的看法前，我要說一聲抱歉，事關就這次修訂《議事規則》的範疇，說實話，我沒有深入研究當中的修訂對立法會的議事空間和議事文化的長遠影響。在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的當前，我們現在進行修訂《議事規則》，我不會說後者是微不足道，因為事實上也會有所影響；但是，當比較兩者的時候——我要說聲不好意思——我對這次修訂的探討沒有這麼深入，如果我的發言內容有偏差的話，歡迎其他議員作出糾正。

這樣對於我們的議事文化會否有影響？我可以反過來問，我們的議會還有甚麼議事文化呢？我要說清楚這兩點——我想我的言論是很清晰的——這次修訂的影響就是會扼殺我們僅餘的議事空間；至於會否破壞我們的議事文化？這便要問問究竟我們的議事文化是甚麼。議會制定法例的程序，就像我們要撰寫一篇議論文，兩者的格式很相似，要清楚說明我對於有關法例的立場、是否支持，要有論點、論據、論證、推論和結論，有5至6個部分。這些法定程序在我們的《議事規則》中，便演變成首讀、二讀及三讀；當然，每個地方的議會或國會做法不同，但這是基本格式。

何謂越辯越明？就是我們希望透過議事或辯論過程，就着我剛才說的5至6個部分來說明當中的原理、道理或原則。但是，越辯越明中的"明"，並不是要追求真相。一般對議會的看法是，大家追求一個最大公約數；即議事堂上的代表，各自代表着一定的選民數目或民意，在這個公約數下，大家如何能夠達到共識或社會共識？所以簡單來說，越辯越明並不是追求真理或定律，這點大家很清楚，越辯越明所指的是追求最大公約數。究竟這次修訂會否破壞議會文化呢？

我覺得為何要這麼敏感或有需要在社會上作出很大的反應呢？

因為並不單純是議員要表態。表態是重要的，因為如果沒有人知道你的立場的話，這便是你的問題。但是，我想不到的是，政府——李家超局長——昨天就我發言內容的回應，並不是我們所理解的議事，他就着我的發言抽出一兩句話，然後說我妖言惑眾。我說就一項這麼尋常、平常的議案，根本不需要辯論兩三小時，但他要作出表態。

為甚麼過去的議會會變成只流於表態、喊口號，甚至作出一兩個手勢？

表態是重要的，因為別人要知道你的立場是甚麼。不過問題是，我們的議會理論上是整個社會的人士、各個板塊、階級集中在這裏的反映，如果只有表態會如何？如果只有表態，其實便不需要修改《議事規則》關於罰停賽的部分。

在未有人大修例之前，我認為這次修訂似乎真的為了僅餘的空間而去扼殺一些少數派，即使是餘下十個八個，都要以防萬一。但是，既然我們理解未來的議會是愛國者治港時，那麼這項修訂便未免......小心謹慎是好的，但未免有點多此一舉......

很簡單，舉例而言，在2019年反《逃犯條例》之前，甚至有建制派議員亦提出休會待續議案，為甚麼呢？原因是那個狀況不是單純因為那是否搞事的一批人，而事實上真的有些法例會影響某些業界當下的利益，又或影響香港當下很重要的事情。不過，當然，現在有關修訂是指主席可以作出判斷。但是，按此邏輯，到了法案三讀，給予主席限制議員在三讀的發言時限，又未免太過低估主席判斷議員的發言內容是否冗長和重複的能力了吧？

我一開始說何謂議事的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並不是在於表達立場，亦不單純是你個人的立場；你舉出你的論點、論證、推論，但重點是結論，對嗎？

此外，基於設計上的限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在法案委員會聽到我發表的意見，你可能在立法會會議上才聽到我說，例如究竟我支持全面禁止電子煙，還是支持規管加熱煙、禁止電子煙呢？

這是違反常理的，對嗎？

現時的設計是把本身的15分鐘減至5分鐘，這便是沒有必要的修訂。我們的議會本身已經有太多表態，你是不耐煩於大家的表態，你希望能夠透過修訂而改變某些事——雖然這樣說有點荒誕——但設計便是這樣子。

主席，自從佔中事件以來，"攬炒派"不斷利用《議事規則》的漏洞，在立法會發動"拉布戰"，令立法會多次陷入半癱瘓的狀態，拖垮立法的工作，目的是想"拖政府後腿"，令香港跌入"攬炒"的陷阱。及至2019年，"拉布"已達到最嚴重的地步，"攬炒派"議員在行為上越趨暴力和激進，衝擊保安人員已是司空見慣，最後更有人投擲臭蛋，簡直荒謬。根據統計，由2016年至2020年，他們的"拉布"行為濫用超過500次的點算法定人數程序，導致17次流會，最少14項法案受到拖延。事實上，為了遏止"拉布"潮，立法會在2017年通過由建制派議員提出的24項《議事規則》的修訂，在2018年亦曾修改兩項財務委員會程序，目的是收窄他們的"拉布"空間。他們在一開始時收斂了一點，但沒有多久後，"攬炒派"便挖空心思，想到很多"拉布"的手法。

我亦很感謝當時主席表明應直接投票，不得處理規程問題，最終順利選出內會主席。

保安員受到他們衝擊，需要奮力抵抗，有部分女保安員更為辛苦。因此，我認為在該次事件及在過去數年間，就他們對議會的衝擊而言，其實最辛苦是秘書長、法律顧問和秘書處同事，因為他們受到很無理的指責，甚至人身攻擊。保安同事更可憐，直接受到議員衝擊，所以，我認為他們專業地處理這數年的事情，是值得表揚的。經過各位同事研究後，議事規則委員會提出8項修訂，其中5項是修訂《議事規則》，即是今天會審議及表決的議案，另外有3項涉及《內務守則》。今天的5項修訂，包括行為極不檢點的議員將會被暫停職務和被扣除該期間的酬金；訂明立法會辯論的時限和調整議員發言的時間；在任的正副主席在有關委員會選出下一屆主席前，須具有正副主席可行使的一切權力；完善立法會辯論中止待續程序；以及第五項，防止可能出現濫用程序的修訂。

反而有關行為被傳媒廣泛報道後，那些議員被人視為英雄，變相有收穫而沒有付出，結果越來越多人這樣做，行為越來越激烈，因為制度令人樂於做此事。現在設有"紅牌"制度及扣薪制度，我相信阻嚇力會更大。

而且，從現實角度來看，立法會議員將增加至90人，縮減發言時間也是無可避免的。主席，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大體上沿用港英立法局那一套，再逐步作出修改。當年議員均是循規蹈矩，因為當時是委任制度，如議員胡搞，下次便不會再獲委任，所以，當時的《議事規則》和《內務守則》是君子協定，所有議員都自覺地遵守，條文也寫得比較寬鬆。但是，在過去數年，確實有人以行動證明他們不會尊重《議事規則》，所以一定要把條文寫得清楚一些，令他們無法鑽空子。這句說話其實很可悲，因為最好是議員自己管自己，但事實上，如不收緊條文，他們便盡量鑽空子和濫用有關規則，結果是議會受害、所有同事受害、香港受害。所以，我認為我們真的有責任堵塞《議事規則》的漏洞，亦是必要的工作，因此我是支持這項議案的。

主席，我發言支持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議員動議的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修訂《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主席，為還社會一個理性、莊嚴的立法機關，建制派曾於2017年12月經艱苦努力，成功修改了《議事規則》，以減少非理性的"拉布"，使立法會與時俱進，重回正軌。在2019年6月前，我們可以看到當初的修訂起到成效，立法會整體運作暢順；特別是有關修訂賦權立法會主席可以決定在流會後重新舉行立法會會議，以進行未完成的會議議程，以及賦權主席裁決合併議案辯論等措施，均大大減少了"拉布"的空間。然而，反對派為達致政治目的，對《議事規則》進行不當演繹，無所不用其極地鑽空子。在上一個立法年度，反對派政治挾持整個立法會機關，主持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的前議員郭榮鏗不斷僭建程序，濫權違規，耗費7個多月都未能選出內會主席，導致立法會停擺，眾多重要的法案及民生建設受阻積壓，社會民意口誅筆伐。因應新冠疫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延長第六屆立法會任期的決定。然而，重返立法會的反對派仍迷途忘返，罔顧民生，在總辭前對不具爭議性的法案，例如有關貨櫃規格的法案及《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繼續進行"拉布"。在審議《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時，反對派每隔半小時便要求點算法定人數，並且有反對派議員發言嚴重離題，以致立法會連續3星期流會，嚴重浪費香港人的時間和公帑，阻礙香港社會經濟發展和民生措施的落實。為確保日後立法會有序高效地運作，我們必須修改《議事規則》，進一步堵塞漏洞，阻止議事堂再出現亂象。針對議員極不檢點的行為，目前《議事規則》第452條所訂的現有罰則——即命令有關議員立即退席，不得繼續參與立法會或委員會的該次會議——不足以處理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作出的極不檢點行為。社會上，很多市民不滿議員在議事廳內為達政治目的胡作非為，而且在作出極不檢點的行為後，竟然可以在議事廳外繼續大搖大擺，仿若無事發生，不受約束。

主席，立法會會議時間寶貴。實際上，在立法會會議每年的議程安排中，除去辯論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時間和假期，可供審議法案的時間並不多，議員需要好好掌握時間，高效及具質素地進行立法工作。本立法年度已安排的立法會會議，包括今天，只剩下13次，其中兩次要處理財政預算案辯論，即僅有11次會議可以處理法案立法工作，而目前尚有30項法案有待審議。此外，行政長官亦表明希望在任內完成5項立法，包括把區議會納入公職人員宣誓要求、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劏房"租務管制、反"起底"及加強舊式樓宇消防安全的法例。立法安排時間緊湊，工作繁重。在立法會辯論時限及議員的發言時限方面，根據法案和議案的性質，對議員發言時限和辯論時限作出適當調整，把議員發言時限由15分鐘降至3至10分鐘，有利於議員精簡發言，提高立法會的議事效率。與此同時，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立法會主席在行使其主持會議的職權時，可以運用酌情權。擬議修訂亦包括賦權立法會主席可酌情調整辯論時限，這對上述擬議議員發言時間的修訂提供了補充，達至平衡，有利於立法會妥善履行其憲制職能。為防止再度發生類似去年內會長期未能選出主席的情況，擬議修訂賦權在任委員會主席在選出新會期的委員會主席之前處理一般事務的權力。擬議修訂亦包括完善立法會的辯論中止待續程序，以及對可能出現濫用程序的一系列規則進行修訂。過往有議員在三讀階段再次討論本應在法案二讀辯論時提出的事項，包括法案的整體優劣和原則，以及法案的擬議修正案或個別條文。這不僅偏離法案分為二讀辯論及三讀安排的原意，更浪費議會的時間。對議員在三讀階段發言作出的擬議規定，有利提高議員發言質量和立法效率。主席，今次對《議事規則》的修訂，是因應近年來反對派濫用《議事規則》程序及發言時限的問題而進行針對性的修改，擬議修訂亦在代議士議政論政的權利，以及立法會履行憲制職能及社會責任之間取得了一個合理和適當的平衡。我認為修訂並無削弱議會的功能，反而是撥亂反正，有利於回歸理性，提高議會的整體質素和效率，務求促進香港的整體利益和發展，我支持這項議案。主席，立法會建制派將會不時檢討現行《議事規則》，並會在有需要時作出修訂，務求維護立法會的尊嚴，完善整體立法會的制度、運作和秩序。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可以自行制定議事規則。"自行制定"的提述，代表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高度自治"的信任，讓我們制訂符合香港特色的議事文化。我記得在加入立法會前，立法會對我而言是相當莊嚴的，我非常尊重，而立法會議員亦是市民和議員本身皆感到非常光榮的身份。

因為市民和社會對我們有所期望。主席，在2008年至2021年的13年間，大家看到立法會的文化的確每況愈下。我記得剛加入立法會不久，便在議事廳內目睹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擲出第一隻蕉。他聲稱因為自己擲出這隻蕉，所以成功爭取"生果金"，這樣便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別人設有"腰斬令"，以及不同層級的罰則，並賦予議長很大酌情權，可以根據社會政治情況和議會情況作出有效判斷。

在這情況下，反對派進行第一次"拉布"行動，提出了1,306項修訂。在會議廳內，我們曾通宵達旦聆聽他們閱讀佛經、《聖經》。

傳召鐘聲不但教市民厭倦，亦是令立法會議員感到羞愧的議事現象。我猶記得，當楊岳橋經補選首次加入立法會時，我期待這位新任反對派新星可以好好發揮其作用，豈料他一進入議會便要求點算人數。

他自己有很多政治理想，但為何加入議會後，只是沉迷於擲東西、搶東西、擲玻璃杯、偷選票、潑臭水、擲臭蛋等不文明的手段呢？為何不好好運用自己議員的身份呢？

我想跟鄭松泰議員或仍然有心聆聽我們發言的人說句，《議事規則》的確不應該隨便或肆意修改。以前，議會要動用《議事規則》第49B條彈劾議員是極不容易的，我記得首次引用該條便是為了調查甘乃威事件。

各位議員皆經歷選舉，有民意授權，大家不想用上這方法，但結果卻彷如吃飯般，沒有後果。正如《立法會條例》，我是少數建制派議員曾兩次提出引用《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第一次，是在2008年我剛加入立法會當議員，最終成功與反對派攜手根據《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針對雷曼事件。雷曼事件的調查歷時足足4年，各議員便彷如學習金融制度般，最後成功促進大和解，並成立金融糾紛調解中心，亦修訂了與銀行業相關的法例，這才是我們需要為民生做的事情。在第二次，我最後決定撤回預告，因為政治氣氛和議會已經不再需要動用《條例》調查2019年反修例事件引致的社會騷亂。

主席，我發言支持謝偉俊議員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修訂《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

市民批評這些行為不單浪費了納稅人的金錢，更拖垮了社會發展，亦令許多有利社會民生的議案因而被拖垮或未能通過。

他們的整體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拖垮香港的整體發展，令許多民生問題不能及時獲得處理。市民對他們的批評直截了當："反對派唯恐天下不亂，害死香港"！

議員需有公信力。

主席，我當時的解釋很簡單，我告訴他們，《議事規則》其實是用來招呼君子的，屬於君子協定，故無法約束小人。

我相信，這不單是作為代議士的議員須向市民有所交代，更是社會各界所希望看見的。主席，《議事規則》的擬議修訂分3方面：第一，是停賽；第二，是經濟制裁；第三，是防止"拉布"出現。

主席，我認為現在是時候撥亂反正，堵塞《議事規則》的漏洞，令立法會重回正軌，回復其議事堂真正應有的面貌。我經常說，立法會可不是遊樂場或動物園，即使議員有不同意見，亦可從不同角度辯論。

我認為，任何一位議員也必定能在議會監察政府，只有那些無知的人，才會說立法會不想聽到反對聲音。

我經常說，這個世界講求精準，扶貧如是，援助失業也如是，凡事也要精準，如議員發言精準，便有助提高議會的議事效率。事實上，多說無謂，行動最實際。

由此可見，我每次落區與市民談話時，他們在向我表達意見之餘，亦會把他們的憂慮及坊間的一些謬論告訴我們。

代理主席，有市民希望以一句話作為我這次發言的總結："香港市民忍夠了！香港市民忍夠了！香港市民忍夠了！他希望透過今次的修訂，議會能撥亂反正，回歸理性討論。

不過，這建基於一項很重要的假設，便是儘管議員在會議廳內對社會上各項政策持不同意見，或會狹隘於地區的選民利益或業界利益而寸土不讓，甚或對官員不體諒、不理解，也沒有問題，但在座各位議員皆要支持"一國兩制"、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凡此種種，我會形容是一股衝擊特區"一國兩制"的暗黑力量。

如果一條村莊的村民能安分守己、互相尊重，各家各戶其實無需關門睡覺。不過，正正有人濫用這種信任和尊重做盡壞事，所以過去夜不閉戶的美好時光確實已不復存在。

只能鎖好門窗、保護議會、守護香港，就是這麼簡單。據我們過去所見，有議員在議會內的言行舉止可謂極不檢點，雖然在發言時的確沒有講粗口，但我們聽到有些說法非常尖酸刻薄，對官員或議會其他同事充滿人身攻擊，可謂比粗口更難聽。

我不知道他是否因為自己行為不檢而無法將道理說清楚。是次修訂就"點名及暫停職務"建議懲處機制，我在此不重複有關細節，但我認為這是非常合適及必須的。

議會這次引入停賽機制，我認為正好發揮這作用。除懲處機制外，是次修訂還提出了一系列修訂建議，我認為皆是針對過去議會經常出現的真實情況，包括廢除"起立提出質詢"，白紙黑字寫明"起立並讀出載於議程的質詢"。

如果主席日後認為議員濫用這程序，可決定不提出該議案的待議議題或無經辯論而把議題付諸表決，防止有人利用這些程序重複發言，令議會無法做正經事。代理主席，就三讀程序，我們現在列明每位議員——過去其實亦應如此，只是沒有白紙黑字清楚列明而已——只可辯論應否支持法案，不可以重複二讀或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時的辯論內容、法案的整體優劣及原則。其實，這是我們作為議員理應知道的ABC。

這是我們要將事情寫得清清楚楚的原因。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謝偉俊議員動議修改《議事規則》的議案。正如代理主席剛才的發言所說，今次的修改有五大部分，內容非常多，而我們已經就這項議案，辯論了差不多3小時，很多同事已就每一個細項說出他們的看法。我不會在此具體重複他們的觀點。但是，我想告訴大家，為何我們要修改《議事規則》，背後的理念和精神是甚麼？其實，我們這個議會對我手上這本《議事規則》已經做過一個"大手術"，修訂了兩次。而這兩次，我都有比較深度的參與。所以，我想藉此機會對大家說我們修改《議事規則》的原因。當然，當我們表示要修改《議事規則》時，反對派議員或其支持者肯定只說出一種觀點：修改《議事規則》，就是削減議員在議會內發言的空間。這就是他們經常說的一個觀點。不過，我想對大家說，《議事規則》是不會無緣無故修改的。我們回歸了20多年，為何只是這一兩年才開始修改《議事規則》，之前十多二十年為何不修改呢？因為之前運作議會時，並無那麼多古靈精怪及違反《議事規則》的事情出現。所以，為何要修改《議事規則》？就是因為"攬炒派"議員破壞了《議事規則》、破壞了議會一向運作的共識，所以我們才要提出修改。

有破壞，我們才要糾正。如果有破壞，我們都不糾正，責任就在於議會。正如我們很多法例，其實未必需要立法。如果人人都守法，不去破壞社會治安，不去破壞社會秩序，便無須這麼多法律去規限每個人的行為。這個就是我回應他們為何我們要修改《議事規則》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第二，就是有兩個概念要說清楚。修改《議事規則》，第一是要糾正歪風，第二是要與時俱進。我們的議會長時間以來，都是靠議員自律地運作。不單是香港的議會，外國的議會都是這樣。有些議會可能好像我們有數十人，有些更有數百人，如果人人都博出位，人人都濫用程序，議會根本無法運作。所以，便要有一套規矩去規管議員的行為。這套規矩很大程度上，就是議員之間的一項君子協定。但是，如果你不跟從這項君子協定，不根據這個規則，在座位上大呼小叫、時而衝出來，有時又擲東西、潑臭水，導致無法開會，議會如何運作呢？此外，更重要的是，大家看到我們很多議員同事，或者反對派的動作，搞到議會亂七八糟，完全開不到會，聽不到議員的發言及官員的回應。所以，如果每次都是這樣，而每次都放生他，他們是沒有後果、不用付出代價，只是當天將他趕離會議廳便了事，我相信對其他認真開會的議員，是非常不公道的。也有反對派議員進入議會時，已經帶着這種想法去做。他當天表達其政治訴求，攪亂了議會、搞停了議會，在鎂光燈拍下他被抬出議事廳，然後他將那張相、那片段放在社交網站上，得到其支持者的讚許。這個就是他們最主要的目的，他們並無想過在議會內以道理、辯論，對大家說他的理念是甚麼。所以，他便賺了他的政治本錢，但是，議會卻負上停止運作這個最大的代價。因此，對於這些議員，如果我們不懲罰他們，可能剛才我說的情況便會不斷發生，即使今天有些反對派議員總辭，但日後如果再有相類似議員加入議會，他一人便可以阻礙整個議會的運作。

我剛才聽到姚思榮議員說，其實他只是同意罰停賽，而不應累進，在這個議題上，我亦曾公開表示，我只是同意罰停賽而已，但對於罰款，我個人是有保留的，因為我認為罰停賽，不讓議員回來開會，已經是一種很大的懲罰。不過，我們經過諮詢，加上建制派議員之間的討論，大家均認為應該雙軌並行，我亦服從建制派議員之間的共識，所以今天雙軌並行，既罰停賽、累進和罰款。這個問題反映出甚麼呢？有些人認為，現在議會沒有反對派議員，建制派就是橡皮圖章，甚麼也會同意。

很多同事也會說，如果我們看到《議事規則》或議會內有漏洞而不加以堵塞，其實議會要負上責任，是很難開脫的。所以，今天修訂《議事規則》，也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而且是我們經過相當深入的討論和共識才作出的。當然，剛才也有很多議員提到，早兩年選舉內務委員會主席的鬧劇，因為有議員濫用主持人的職權，阻撓內會正副主席的選舉，他根本無權處理規程的問題，但卻藉着規程問題拖延，不讓我們選出內會正副主席。所以，經歷了如此慘痛的教訓，內會主席經半年，甚至更長時間也無法選出，其他事務委員會選舉主席時，也有類似情況出現，而若我們不加以堵塞，日後會否再出現相類似情況呢？如果是這樣，我們真的沒有做好議員的職責。

第二，與時俱進的概念便相對簡單，因為每個議會也要按照社會發展和實際情況作出相應改變。很明顯，由於人大的決定，未來議會議員將由70名增加至90名，議員數目增加，開會時間亦會變長。如果我們要有效率地舉行會議，可能在某些程序上，每一位議員的發言時間便會相對減少，為何減少呢？因為要讓更多議員可以發言，這點便不能單說限制議員發言，就是不讓他們發言，這是錯誤的。所以，我們並非好像反對派所說的，只有他們才可以發言，別人不能發言才是公平，公平是要讓每一位議員也有發言時間、發言空間和發言機會。

其實，這不僅是香港的做法，其他國家可能做得比我們更快更早。主席，我想指出，今次《議事規則》的修改，是出師有名的，亦是針對現時《議事規則》的漏洞和實際需要作出相關修訂，所以我發言支持謝偉俊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的發言會很短。

但如果下星期一或星期二，人大常委會通過有關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的完善選舉制度的方案後，所有未來參與選舉或參政的人士，必定是愛國、愛港人士。

我相信，很多我們現在修改的規則，可能不會用得着，所以，大家不用擔心甚麼罰款機制、罰停賽機制會出現。我相信由之後新一屆立法會開始，這些情況均不會出現，主席亦不用費神作出有關這些情況的決定。事有湊巧，當我們這次修改《議事規則》將一些發言時間縮短，我們正好有這個需要，尤其我們將由現在的70位議員增至90位議員。大家可以計算一下，如果每人有7分鐘或15分鐘發言時間的話，這樣，開會時間必定會拖長很多，每項議案的審議時間可能會多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二。

我相信永遠不會再發生如去年內務委員會選主席的情況，因為現在——正如我剛才所說——所有進入立法會的皆為愛國人士，不論來自甚麼黨派，泛民也好、甚麼都好，凡是進入立法會的人士，都必定會遵守過去所訂的規矩，不會再亂來，亦不夠膽亂來。

既然我們看到有問題出現，我們就有責任要在今屆立法會做好修訂的工作。我也是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委員，今次《議事規則》的修訂其實十分全面，也針對了我剛才所說的一些行為。

就選舉委員會主席的程序，我們亦作出了修訂，如果委員會未選出新任主席，前任主席可繼續處理委員會的事務等。其實，每項修訂都是必要及重要的。我很希望，在今天通過了這些修訂之後，香港的立法會真的可以重回正軌，為民生做實事。其實，香港市民都期望香港的立法會真的可以做實事，解決香港很多的問題。

香港未來還要解決房屋、醫療、教育等問題，我們希望可以把握國家"內外循環"、大灣區的機遇、"十四五"規劃的機遇。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主席，我支持今次的修訂，希望這些修訂盡快獲得通過，讓議會可以重回正軌，讓香港可以由亂入治。我謹此陳辭。

我發言支持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議員提出的擬議決議案。當然，我也要感謝秘書處在過去數年就着有關的修訂搜集世界各地不同議會的資料供我們參考，以及做了長期的諮詢和大量的工作。主席，很簡單，大亂之後必有大治，正如唐朝初年唐太宗和魏徵的一段對話所說。唐太宗問，如果國家剛結束戰爭，是否難以在短時間內令民風有所改變，魏徵則說不是。正正因為大亂之後，大家仍感到痛楚，仍擔心會再有一次"黑暴"重臨，所以這段時間最適宜做好革新的工作，因為剛剛捱過餓的人是不會挑吃揀喝的。這是一個很深刻的印象，經歷2019年的大亂，無論是整個香港，以至立法會，皆身受其害，這個革新是必然會出現的。剛才聽到很多同事說，我們的《議事規則》其實不應隨便修改，不是經常修改的，沒有甚麼必要也不會修改；他們想出很多理由解釋為何要修改《議事規則》。但是，我認為修改《議事規則》是很顯淺的事。最簡單的例子是，你被人敲一下膝蓋，自然便會動一下，這稱為條件反射。

主席，既然這是反射動作，就根本不需要解釋太多。但是，當然，我們希望公眾明白究竟修改的理據和需要何在。

我希望在訂立規矩後，議員會更加守規。事實上，過往也曾有多位建制派議員被驅逐離場。

更加重要的是，我想帶出一點：過往不少案例均基於舊有《議事規則》處理，在作出修訂並引入新字眼、新結構及新理解之後，將可容許日後執法的主席有一個new chapter及新機會重新啟動一種全新的演繹。這是重要的舉措，因為坊間批評立法會議會文化逐步衰敗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過往執法不嚴。

反對派甚至激進派議員往往指出，議會內如沒有程序公義，社會上如沒有公義，他們便需要在議會內作出鬥爭行為，這便是鄭松泰議員所提出的立場表態問題。我理解這一點並希望藉此機會指出，在修改《議事規則》之餘，也希望能發揮議會優秀的傳承、文化及文明。雖然我們強調少數服從多數，但也絕對需要尊重少數聲音，特別留意他們的意見，所以我也會特別留意鄭松泰議員的發言，希望可採用不同角度衡量事情。

主席，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澄清，包括第一，是次修訂並不包括經濟制裁。

首先關於三讀的安排，他認為會扼殺空間，令議員再無發揮機會，不能在經過討論和辯論或聽畢其他議員發言，以及在討論修正案後，作出最後的陳述。

現有的《議事規則》第63條已訂明所作辯論須限於法案的內容，但由於字眼有欠清晰，過往經常出現爭拗。是次修訂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第一，將發言時間由15分鐘減省至3分鐘；第二，規定議員只就支持與否作出表態，而不容許或不需要他們再就有關建議的優劣重新作出辯論，因這應已在二讀程序中完成；以及第三，不用再就個別條文進行辯論。

主席，最後，我要再次感謝所有就擬議修訂提出意見的議員、議事規則委員會委員及全體議員，他們均就擬議修訂的諮詢作出了非常全面和正面的回應。

我一直相信無論是法院或議會，如沒有健康的制度、文化和文明規範，便不能為社會作出適當的貢獻。在這方面，議事規則委員會過往曾多次希望作出修訂，但礙於分組點票規定的框架或障礙，多次均無法做到。

贊成的請舉手。

劉業強議員動議的"制訂全面鄉郊發展政策"議案。

本會會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稍後我會先請劉業強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然後請何俊賢議員發言，但他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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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動議的議案已印載在議程內。主席，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我們不單要尊重"一國"，更要責無旁貸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在"兩制"下的香港應該如何發揮作用，以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發展，讓中央可以安心、放心、不添煩添亂，便是今後"愛國者治港"的主軸。主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這便是我今次動議"制訂全面鄉郊發展政策"議案的主旨。香港是一個中西文化薈萃的地方，既有高度密集的大都會，亦有幅員廣闊的鄉郊社會。由於地理條件優越，經過多年努力下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但如何可以保持這個優勢，土地便是關鍵。因此，本會前議員及前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先生，便倡議"發展新界，繁榮香港"的理念。從過往新界多個新市鎮的興建，包括荃灣、沙田及屯門等，為約一半多的香港人口提供了居所，充分說明了香港城市化進一步拓展的出路，便是如何利用及有序地發展幅員廣大的新界鄉郊地帶，這就是香港未來的施政主軸。通過發展新界，既可有效地解決市民住房及民生等深層次矛盾，亦可以製造有利的營商環境。作為國際大都市，香港當下的發展空間最大，有最多土地可以使用，我所指的並不是中環或尖沙咀等傳統核心商業區，而是指廣大的新界鄉郊地區。要發展新界，就必須有一套健全而可行的鄉郊政策，配合大灣區的規劃總綱。只可惜，目前新界的鄉郊社會仍然存在很多發展滯後的問題，需要政府改善及關注。有見及此，我今天會從4方面促請政府制訂全面鄉郊政策，以應付鄉郊地區的民生所需，並實踐可持續的新界發展策略。首先，我們要從鄉郊最根本的問題入手，就是基礎建設。我曾在2018年提出過一項書面質詢，詢問政府有關"偏遠鄉村的自來水供應"問題。政府當時指，有15條鄉村沒有自來水供應的主要原因都是居住人口太少，若要為這些鄉村建造自來水供應系統，成本就會很高。同樣地，有些偏遠鄉村沒有車路通行，政府也是以人均效益不大為由，拒絕興建道路。代理主席，這正正是雞與雞蛋的問題。如果居民少，因為成本效益而不提供食水和道路，但倒過來想，如果政府不提供食水和道路，居民又何以回鄉居住，以創造更大的土地效益呢？香港土地供應短缺，政府慨嘆無地的同時，又有否善用偏遠鄉村及其周邊環境呢？如果政府願意為這些鄉村提供食水、電力及排污系統，發展對環境影響較少的公共設施，例如優質的安老院舍、青少年外展訓練中心，或是度假酒店及營舍等，以鄉村的餘地為提高全港市民生活質素及提振經濟創造有利條件，我相信土地持有人都會願意私地公用，發展共享經濟，以達致雙贏結果。第二，放寬沙頭角墟禁區範圍。沙頭角墟位處深港邊境，可配合大灣區規劃，絕對有潛力成為邊境的龍頭市鎮，亦可以帶動新界東北的旅遊業。可是，該區多年來都被"禁區"這個緊箍咒綁住，以致發展滯後不前。深圳市政府已決定重整深圳陸路口岸，貨運"東進東出、西進西出"，並會重建皇崗及沙頭角等口岸，取消貨車通行，成為純旅檢口岸。反觀香港，政府卻一直也以保安理由，指沙頭角墟沒有足夠地方興建管制站，拒絕解禁。更荒謬的是，沙頭角公眾碼頭設於禁區內，它是全港最長的碼頭，在2004年開始重建，並於2007年落成，建造費用達4,600萬元。碼頭有街渡可以往來附近的吉澳和鴨洲，20分鐘的船程便可以到達著名景點荔枝窩，但政策上卻沒有拆牆鬆綁，令市民可以使用碼頭的機會少之又少。在過去數年，我不斷建議解禁，因為隨着大灣區發展，新界已經不再是邊境、邊界，而是推動香港融入國際發展大局的中心地帶。放寬邊境政策有利粵港合作，亦有助發展沙頭角區內的生態旅遊，除可帶動本地經濟外，亦可改善居民生活，長遠更加可以增加土地供應，提升香港的發展優勢。我認為，政府可以在假日試行禁區開放，然後再作檢討，為全面解禁做好準備。第三，我建議逐步推動的是"智慧鄉郊"的發展。我很高興看見政府在《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中採納鄉議局的倡議，挑選部分的鄉村推行智慧鄉村先導計劃，提供Wi-Fi、智能交通系統、遙距醫療和利用科技偵察山火和山泥傾瀉等，讓鄉民感受到創科帶來的裨益。打造"智慧鄉郊"最重要的基石是要有穩定的網絡覆蓋。目前本港住戶的寬頻滲透率超過九成，但鄉郊居民卻須忍受天價的"龜速"網絡服務，光纖只到村口而不入屋的情況更屢見不鮮。我多次向政府建議，必須全面普及光纖入屋，並鋪設5G網絡，為發展"智慧鄉郊"提供關鍵的電訊基建，否則任何智慧措施都只是奢談。代理主席，構建"智慧鄉郊"是不能淪為政策的口號，三大利民的措施必須盡快實行。第一，安裝"智慧燈柱"，透過智能的監察系統，實時監察巴士站和碼頭，適時增車船加班次疏導人潮，以改善鄉郊的交通擠塞問題。

鄉郊地處偏遠，居民需要長途跋涉求醫，在疫情肆虐之下，求醫是難上加難。因此，為長者提供遙距的醫療服務是刻不容緩的事。第三，設立智能回收系統，定時定點回收可循環的物料，減少垃圾堆積，改善鄉郊的環境衞生。

在發展期間，殖民政府以不公平的法律剝奪了新界土地業權人的應有權益。在東江水輸港前，為供應香港人口的用水需要，殖民政府將新界用於農耕的水源截流至水塘，使新界的農耕社會陷入絕境。港英政府當時以賤價收取土地，然後高價拍賣，凡此種種導致民憤極大。然而，雖有不公平的現象，但在鄉議局的斡旋和互相體諒的前提下，新界才有今天的建設。回歸後的香港，新界人對特區政府抱有高度期望，但經過多年的轉變，村民感受到政府似乎沒有以前那麼尊重新界人。政策出台也甚少採納鄉議局和27個鄉事會的意見，因此，我剛才就制訂鄉郊政策提出了四大建議，能否成功落實和執行，還要視乎三大因素。第一，政府在推出政策前，由於現行架構架床疊屋，政出多門，各個部門各自為政，所以處理一些問題時各自推卸責任，正如前總理朱鎔基指出的"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即使有好的計劃都因此曠日持久。因此，我建議政府在發展局下成立跨部門的鄉郊發展部，統籌所有鄉郊的發展事宜，達致專人專責，專事專辦。第二，政府應審視有關法律是否嚴苛過時，或不符合今天的發展局面，特別是在發展、民生和保育三者之間的問題。究竟發展是硬道理，還是保育才是硬道理？檢視法則和法規，亦可以避免一些反中亂港分子以環保為藉口，阻撓可以持續發展的大方向。第三，做好官民溝通。新界數十年的發展證明了鄉議局作為官民橋樑的重要角色。因此，我期望特區政府除了諮詢區議會之外，在新界事務上亦能夠秉持與鄉議局的良好合作基礎，將新界發展好。新界人亦樂見他們的家園和土地在城鄉共融下，為"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添磚添瓦。未來的新界是香港發展的根基命脈，只要新界鄉郊發展好，香港便自然好。代理主席，我呼籲議員支持我的議案。我在這裏亦要申報，我在新界持有土地。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業強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我首先感謝劉業強議員提出的議案，以及何俊賢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政府一向十分重視鄉郊地區居民的福祉，亦重視有關地區的自然生態和人文價值。今天議案的內容涵蓋基礎建設、運輸、經濟、文化、環保等多個不同的領域，涉及多個政策局的政策範疇，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如何令鄉郊地區的環境和發展更加完善。經諮詢各個政策局和部門，我接下來會就各方面的措施作一個概括的介紹。首先，政府一直致力完善鄉郊地區的基礎建設，亦會適時檢視，並按需要改善各類公共設施。舉例而言，政府會定期檢視未有自來水供應的鄉村，並且按既定的原則，考慮為這些鄉村建設供水系統；政府亦適時推展雨水排放工程，改善鄉郊地區的水浸情況。我們亦一直鼓勵兩間電力公司按社區的實際需求，設置相應的供電設施，以提供可靠、穩定和安全的電力服務；同時，因應鄉村地區的人口情況及其他相關的因素，我們亦會適當地將公共排污網絡擴展至鄉村地區。在電訊網絡方面，政府透過資助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地區計劃，鼓勵電訊商鋪設電訊網絡，以及便利第五代流動網絡的建設。因應鄉村地區的運輸需要，政府亦會適當地提供或改善有關設施。而就規模不大的工程來說，政府透過鄉郊小型工程計劃的撥款，幫助鄉郊地區建造或改善行人徑、行車通路和排水設施等。另外，因應鄉村地區的具體情況，政府亦不斷努力，為不同的經濟活動提供誘因，亦為居民提供更多、更優質的就業機會。舉例而言，透過剛才何議員都提及的設立農業園，以及為農民提供技術支援等，可以幫助農民務農；透過培訓、財政援助等，亦可以協助漁民發展休閒漁業。因應鄉郊的特殊環境，政府相關部門亦為有關地區的旅館、食肆等制訂相關的發牌規定或程序指引，便利和鼓勵相關活動的發展。政府亦希望透過科技，令到鄉郊地區的居民生活更加便利、更加安全。在提供便利方面，政府會由2021年4月開始，陸續為多個鄉公所及村公所安裝流動網絡熱點，提供免費流動網絡服務。在安全和應急方面，我們亦透過科技，實時監察主要水文數據及泥石壩的情況，以在萬一出現水浸或者山泥傾瀉風險的時候，能夠迅速作出反應。另一方面，政府亦十分珍視鄉郊地區的生態價值和文化特色，因此在推動經濟發展之餘，我們亦跟社區聯手，積極保育其原有的生態和文化，以達致可持續發展的目的。劉業強議員在他一開始發言時說，究竟發展是"硬道理"，還是保育是"硬道理"呢？其實在政府來說，從來我們的看法是，發展和保育可以並行不悖，或者如果用"硬道理"這幾個字來形容，可能達致可持續發展就是"硬道理"。就此，政府在2019年10月推出了鄉郊保育資助計劃，以推展多元和創新的保育活動和項目；而政府自2019年年初推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亦為不少新界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提供了適切的資助。代理主席，要有效推動鄉郊地區的發展，達致城鄉共融，各方面的協調和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為此，政府各個政策局及部門先後推出了大量不同的措施，剛才我提及的是當中部分的例子。接下來我和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會細心聆聽各位議員的發言，稍後再作適當的回應及補充。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劉業強議員"制訂全面鄉郊發展政策"的議案及何俊賢議員的修正案。兩位議員非常具體地提出了很多鄉郊現時面對的發展問題、設施不足的情況，以及未來發展方向的意見，我十分支持，但我不會就每個細項逐一說明。我是服務新界區的直選議員，我經常到村內服務，我覺得新界區或鄉郊存在3個不協調：第一，新界北鄉村與深圳發展不協調；第二，政府內部不協調；及第三，政府和村民之間不協調。

局長，這是第一個不協調。

我剛才提到的是一個例子，如果政府有長遠鄉郊發展策略，便不會把我剛才提到的堆填區、廚餘廠、骨灰龕等全部選址在新界區。局長可以看到，每個政策局都會將自己的想法加諸新界區，運輸及房屋局要在新界覓地興建公共房屋，食物及衞生局要在新界覓地建骨灰龕，環境局則要興建廚餘廠，各個政策局想到就做，令新界區規劃紊亂。政府有整體的協調或規劃嗎？有的，但只限於新發展區——洪水橋發展區、東北發展區。

第二個例子，代理主席，我想你可以看看這張相片，當中有我俊俏的樣子，但最重要的並不是相中的主角，而是後面的兩塊牌匾。

這兩塊牌匾由清朝留傳下來，但卻閒置在一個破落的地方，我看見時感到十分興奮，立即上前與它拍照。

我提出這個問題是想指出保育鄉郊文化亦非常重要。

如果政府能全面檢視鄉郊政策，將數個政策局的想法和做法統籌協作，我相信鄉郊發展的潛力是無限的，但請不要因為發展鄉郊而有矛盾......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劉業強議員動議原議案及何俊賢議員動議修正案。我相信，制訂全面鄉郊發展政策關乎全港的長遠發展和整體規劃，不單是生活在鄉郊的市民很關心，也是本港社會各界十分關注的議題。代理主席，原議案開宗明義指出，本港目前欠缺一個長遠及全面的鄉郊發展政策。我認為問題的根源恐怕在於，本港根本欠缺一個關乎全港長遠發展的整體規劃，兩者屬於部分與全體的關係。所以，我多年來持續促請特區政府優化現有的規劃機制，訂立長遠發展規劃。我亦敦促政府盡快完成《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的更新研究。與本港相對已較為發展的市區地段相比，鄉郊發展的規劃一方面具有更大的發展潛力和更多的可能性，同時又必須兼顧不同的元素，既要在發展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又要盡量尊重鄉郊的文化與傳統習俗，並適當保留當地的特色。所以，我曾多番促請當局要檢討《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和相關指引，按全港各區的不同需要，彈性處理各項社區設施的發展，避免"一刀切"，有助促進城鄉之間的和諧與共融。

我認為，這些措施既可便民、利民，亦是"後疫情時代"復蘇經濟的積極部署。我曾多番敦促政府推動更多不同類型的大中小工程上馬，以基建帶動經濟復蘇，並解決各項社會民生的問題，包括推動鄉郊發展的相關基建項目。自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以來，外地訪港旅客近乎絕跡，本地市民卻靜極思動，每逢周末或假期，郊外地區包括郊野公園的遊人數目持續增加。政府應該因勢利導，與各區鄉事委員會和地區組織加強溝通，致力改善鄉郊的各類設施，並加強管理，解決疫情期間人流大量增加帶來的防疫、廢物胡亂棄置和堆積等公共衞生問題，讓鄉郊地區得以活化，進而推動發展本地生態旅遊和休閒旅遊，既改善區內的經濟及就業，亦為本港旅遊業界帶來一線生機。代理主席，我十分認同必須善用創新科技去推動"智慧鄉郊"的發展。2020年12月10日政府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提出要在鄉郊地方探討落實智慧鄉村先導計劃措施，包括提供Wi-Fi服務，提升電訊覆蓋率及能力，以偵察非法傾倒、野生動物及水浸情況，以及強化鄉村保安；在鄉公所設置相關設施及使用電子付款，為居住在偏遠地區的長者提供遙距醫療服務；在某些路段利用智能交通系統改善路面情況；及利用機械人及人工智能協助提早偵察郊野公園山火等。我希望當局坐言起行，盡快與鄉郊地區的持份者商討落實，並為各推行項目訂立落實的時間表和關鍵績效指標，即KPI。我多年來敦促政府在規劃和落實新發展區時，應前瞻性地增添智慧及綠色元素，預先規劃各種通訊、管網、智能家居、綠色建築等軟硬基建設施，以及運用創新科技和大數據，就交通、醫療、環保和長者服務等方面作妥善規劃，致力在全港打造綠色低碳智慧社區，我相信同一原則亦適用於推動"智慧鄉郊"的各項發展。代理主席，香港是我們的家，廣闊的鄉郊地區就似是家中的後花園，當然值得我們用心規劃，努力經營。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劉業強議員動議的原議案及何俊賢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我會支持劉業強議員的議案及何俊賢議員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首先要感謝劉業強議員提出"制訂全面鄉郊發展政策"的議案，讓我們可在此作出全面的討論。

我會支持劉業強議員的議案及何俊賢議員的修正案。代理主席，我對鄉郊有深厚感情，因我是在鄉郊生活和長大。鄉郊一直予人郊外地方的感覺，建有一些鄉村，綠草如茵，古木參天，房屋簡陋古樸。城市人一般僅視鄉郊為遊覽地方，沒有其他特別想法。然而，自數十年前開始，政府在鄉郊覓地建設新市鎮，首先是荃灣，接着是沙田、屯門，以至天水圍、葵青等地。

如果問鄉村居民的意見，他們一定反對政府進行這種過度發展，導致土地荒廢，破壞生態。舉例來說，當年發展天水圍時，有面積達400多公頃的魚塘被填平，然後在上興建樓宇。其後，港英政府發現生態遭到嚴重破壞，美麗漁村變成高樓大廈，人口密集，於是便在1995年作出補償，在當時已遭破壞的天水圍搞了一項所謂濕地政策，設立拉姆薩爾濕地，以彌補所造成的破壞。

所以，我認為在管治層面上應多加一層管治架構，設立新界政務專員一職。

這是英國人的殖民地思維，不是特區政府現時應做的事情。第三，我認為政府應成立劉業強議員提出的鄉郊發展及建設基金，涵蓋保育及文化傳承事宜，藉以支撐政策的推行，這樣才能確保鄉郊發展與城市看齊，避免鄉郊與城市之間的矛盾再次發生。希望兩位局長能在這方面協助新界人改善目前的困境。

由於時間有限，我今天不會談及有關如何理順中、長遠丁權政策的問題。

請大家聽清楚，香港的城市人現時需要鄉郊。

可是，當時的香港，尤其在經歷了六七暴動後，似乎也有一些自身問題需要處理。籠統而言，當時英國想出了一個點子，就是讓港督麥理浩推行一些本地建設。

因此，麥理浩徑的規劃及興建，正如我剛才開場發言時所言，是為制訂全面城鄉地政規劃，尤其"地政"一詞的涵義，請大家記住，它所涵蓋的，並非土地規劃問題，而是地理政治規劃問題，即如何透過地理規劃，以達致某種政治目的或效果。

張建宗在數天前接受《環球時報》訪問，當中提到香港需要解決房屋問題。

我發言支持劉業強議員的議案和何俊賢議員的修正案。一直以來，政府在推動新界發展的各方面政策，似乎都沒有長遠的打算，亦缺乏全盤的統籌。2020年施政報告其實有一個附篇，當中行政長官提到，政府會為鄉郊地區的旅館和食肆制訂一套發牌規定及相關程序指引，以活化村落及促進生態旅遊，但是，現階段仍未見全局性的發展。劉業強議員今天的議案正正給大家一個集思廣益的機會，希望可以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全面的鄉郊發展政策，令鄉郊地區能夠在發展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而何俊賢議員的修正案亦在劉議員的原議案基礎上加入更多細節，提供更多的探討空間，相對更豐富和完善。我曾擔任北區區議員，加上我的家人也是原居民，自小便接觸鄉村文化。所以，我想分兩部分談談，第一部分是關於設施和基建，第二部分是如何促進文化傳承和發展鄉郊旅遊等。第一部分是基建，大家也提到，隨着社會的發展，現在不少鄉村也越來越方便，但其實還有不少偏遠鄉村的。

究竟是我們的技術不能覆蓋偏遠鄉村，還是我們認為偏遠鄉村，特別是東平洲等地的居住人口不夠多，為他們供水供電的成本效益不足，所以政府沒有很大的動力為那一小撮的居民謀求福祉？所以，我很希望政府部門考慮一下，雖然一些偏遠鄉村的人口不多，但我們都應該為他們提供一定的基本生存權，我希望這方面可以有所改善。由於時間關係，我進入第二部分，便是如何推動特首曾提及的為鄉郊地區的旅館和食肆制訂一套制度。

至於可否把這個模式推展至其他鄉村，似乎仍未有整體的方向，請局長告訴我們，這個模式可否在其他鄉村推行呢。

每逢星期六、日，內地的市區居民便會到農村享受農家樂，吃農家菜等；香港完全沒有這種活動，除了政府沒有發農莊牌照，現時連活雞也不准飼養，更莫說農家樂了。

這是非常重要的，但到今天似乎仍未有答案，我希望政府可以盡快處理。

主席，我支持"制訂全面鄉郊發展政策"的原議案和修正案。各議案提到希望通過發展旅遊業提振鄉郊經濟，其實這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我近幾年都有類似的提議。我提出要做好配套設施，多開發一些本地旅遊資源，以帶動當區經濟及分流傳統旺區的壓力。

過去一年，政府先後兩次開放本地遊和推出一次"賞你遊香港"活動，它們均得到市民的歡迎。由於參與的市民多了，他們對本地遊的線路認識加深，會更關注和喜歡有特色的鄉郊景點。事實上，香港不少景點所以能夠成功，最先也是由本地需求帶動，例如離島、海灘、新界名勝古蹟等。另一方面，隨着內地逐步推行免稅政策，香港以購物為主要賣點的話，吸引力將越來越小，旅客——尤其是曾訪港的旅客——會傾向發掘有特色的深度遊，包括遊覽鄉郊景點。未來將有更多境外旅客會因應香港的宣傳，以及我們鄉郊完善的配套、鄉郊景點知名度的提升而調整來港遊覽的目的。我希望政府能改善鄉郊旅遊配套不足的問題。香港的鄉郊除了有優美的自然風光和古蹟外，亦有新界文化、傳統習俗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但這些都為旅客所忽略。隨着市民和旅客對景點要求的改變，我希望政府能根據鄉郊景點和非遺的實際情況，進一步豐富香港的旅遊資源。

鄉郊辦以荔枝窩和大埔的沙螺洞為試點，進行了一些改善工程，包括修復步道及河堤、興建公共廁所、進行污水處理、改善斜坡、增加交通配套等，這些成效比較明顯。我希望鄉郊辦在兩個試點項目中總結經驗，將發展模式複製到其他有條件的鄉郊村落，改善環境同時配合旅遊業的發展。我認為上述經驗有幾點值得政府當局注意：第一，要做好相關的配套設施，包括公共交通、碼頭、廁所、指示標誌等。如果配套設施不足，會直接影響旅客前往的意欲，甚至會對當地居民造成滋擾。以大澳為例，每逢假日便有大批遊人前往該處，即使巴士、船公司已增加班次疏導，乘客依然要等候一段長時間才能上車或上船，當地居民的生活因為大批旅客到訪而受影響，他們亦對此有所怨言。所以，即使景點受歡迎、能夠幫助當地經濟，如果沒有好的配套設施，亦會造成負面影響，窒礙旅遊業的發展。第二，要總結鄉郊的非遺，培養有特色的旅遊。香港有不少非遺，目前，香港非遺清單上有480個項目，其中有20項具有高文化價值和急需保存的項目，已納入香港非遺代表作名錄中，但能夠成為本地旅遊盛事品牌的項目並不多，只有長洲太平清醮、大坑舞火龍、盂蘭節和國際龍舟邀請賽等才可成功對外推廣。其實，香港亦有不少非遺來源於鄉郊，不少傳統工藝和儀式是可以通過工作坊形式供市民和遊客親身體驗，例如品嘗盆菜、製作鹹魚蝦乾、參與點燈儀式、春祭等。

最後，我同意有關放寬沙頭角墟禁區範圍，以及開放沙頭角公眾碼頭，以便利市民前往沙頭角、吉澳及鴨洲等周邊島嶼的建議。一直以來，當局擔心保安問題，不同意開放沙頭角，上述有價值的旅遊資源因而荒廢。隨着內地的生活明顯改善，邊境安全應不成問題，我希望有關當局能再檢討這些不合時宜的政策。

主席，香港是彈丸之地，但卻有七成多土地尚未發展，現時的700萬人口是居住在區區7%的土地之上，當中更有差不多一半屬鄉郊地區。所以，今天劉業強議員提出討論鄉郊發展，可說是非常有意義。我們不單要關心鄉郊居民的生活，亦應探討如何善用整個香港的土地，以達致平衡及多元化的發展。香港並非沒有土地，只是有地不用。眼見市民要住"劏房"、捱貴樓、城市發展步伐受土地不足拖累，政府理應改變思維，不能只靠"辣招"遏抑需求，而應積極善用新界土地。市區樓宇已高度密集，所以政府應加快善用新界土地，令社會發展更加平衡，這樣才會對香港帶來更大益處。主席，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戰略發展，要讓整個地區發揮最大價值，便一定要拆牆鬆綁，越方便越好。雖然接壤深圳的邊境禁區已於近年逐步解禁，但現時區內仍有很多閒置土地，政府應思考如何善用。日後，所有過關手續均會在深圳進行，所以可將現時的落馬洲管制站、清關區及停車場等用地全部用作發展，因為這些用地已有配套及連接道路，如能在這基礎上進行發展，應很快可看到成效。為了成為國際創科中心，政府會投資數以百億元發展落馬洲河套區。一河之隔的深圳其實已高樓林立，非常繁華，但香港這邊卻只有一望無際的水田。當局要在中間的河套區搞高新科技，但四周環境說得好聽一點是田園美景，直白而言卻是荒山野嶺，跟四周的發展格格不入。這個範圍以前是禁區，居民出入不便，外人亦難以進入，但現在只要政府肯就落馬洲站、管制區用地及河套區四周土地進行完整規劃，便可為該區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局長昨天也表示有意將該區打造成區域樞紐，這方向值得支持。

至於談論多年的新界東北發展，現時的步伐仍屬太慢，政府在發展時不敢逾越既定範圍，只會在其內作出規劃，完全不理會外圍情況。由河套區、打鼓嶺以至香園圍口岸，整片土地均已解禁，而且不屬郊野公園範圍，只有部分屬綠化地帶及鄉村居民居住之地。如政府能好好作出規劃，與村民一起協商和發展，帶給他們更加便利的生活，相信很多村民均願意一同參與。由於整個區域範圍廣闊，地勢亦算平坦，兼且毗鄰深圳，該處其實有極高發展潛力。

發展鄉郊地區其實也是完善周邊設施的機會，既可讓遠足人士安全地享受戶外樂趣，也可令村民生活不受騷擾，甚至因休閒旅遊帶來的經濟活動而共同受益。主席，香港長時間受土地問題所限，以致在發展方面出現種種掣肘。單靠現時在市區作密集發展，並不足以讓我們這個國際城市更進一步。

香港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地方，每一區均有瞄頭，希望數年後的鄉郊地區發展能為市民帶來驚喜。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首先多謝劉業強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有機會討論鄉郊發展。對於鄉郊發展這議題，我有很深厚的感情，因為在我學生時代帶領我進入社區進行服務的人，正是在以前的理民府以至新界政務署負責處理鄉村事務的官員。當然，他現已退休和離世，但基於他對鄉村事務的熟識，令學生時代經常和他聊天的我也對鄉村發展建立深厚認識。現有新市鎮如沙田、青衣和天水圍，其實均由鄉村發展而成，問題是為何以前在進行發展時可以如此順利？

我認為特區政府現時欠缺的是一個統籌部門。

當中可能真的存在根本性問題，那便是政府進行收地補償時，如何能保存鄉村的完整性？

青衣當年可順利發展，正是因為鄉村可透過搬遷而得以保存其完整性。當然，現在可能沒有那麼多土地可讓鄉村搬遷，但如何在發展方案上體現出在作出補償及完成發展後，仍可保存鄉村的完整性，是政府需要考慮的問題。現在可能很難一如以往般處理，但可有與時俱進的新方案，令村民或居住在鄉村的人士認為自己也是發展方案的持份者？

鄉村有很多傳統節日，例如天后誕、打醮等，也有扒龍舟、舞龍、舞獅、製作茶粿等傳統文化活動，我們有否好好善用？這可能真的有賴民政事務局作出推動，讓香港人了解香港的本土文化，但政府有否做好文化傳承的工作呢？

主席，我首先要感謝何俊賢議員提出修正案。我認為這已經達到了我提出議案的目的，就是拋磚引玉，讓大家參與討論，促請政府制訂全面鄉郊發展的政策。何俊賢議員的修正案主要是補充我的議案內容，原則上與我的議案沒有太大分別，他只是更關注漁農業的發展。他在修正案提出推動休閒漁農業發展，研究容許在沙頭角海魚養殖區進行休閒垂釣的可行性，以及研究修改過時法例及予以合適空間，支援受鄉郊發展影響的重要設施，包括搬遷菜站、合作社及農場等。我在動議議案時的演辭中已經提到，沙頭角的根本問題在於其所在的禁區是否得以開放。禁區一天不解禁，普羅市民要前往都不容易，更不用說在海魚養殖區進行休閒垂釣，發展多元經濟，何議員的建議亦只會是緣木求魚。何議員的修正版本與我的原議案的根本差異，主要在於他立足於點，即漁農的問題，而我則立足於面，即新界全局，因此不會陷入以偏概全的死胡同中。如果各位議員同意我的議案和觀點，則何議員的修正已在其中，懇請各位支持我的議案。我亦要申報我有投資農業。

主席，我感謝劉業強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及何俊賢議員提出修正案，亦非常感謝多位議員今天就推動鄉郊地區的全面發展提出了大量的寶貴意見。接下來，我和民政事務局會就不同方面的事宜作扼要補充。主席，多位議員提及要改善鄉村地區的基建。在供水方面，水務署已經為24條偏遠鄉村，在過往10多年，完成了供水系統，現正安排為另外3條鄉村提供自來水的供應。對於目前少數仍需依賴溪水或井水的偏遠及人口稀少的鄉村，我們也會定期監察水質，並且繼續適時提供協助，以解決村民的用水需要。在供電方面，環境局一直鼓勵兩間電力公司按社區的實際需要，設置相應的供電設施，以提供可靠、穩定和安全的電力服務。舉個例子，為配合沙頭角荔枝窩一帶鄉郊的需要，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在2019年5月完成了對偏遠客家村莊梅子林及蛤塘的供電工程，讓這兩條鄉村能夠獲得可靠的電力供應。在電訊服務方面，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資助下，電訊商積極擴展光纖網絡至偏遠地區，新建的光纖網絡於今年起分階段完成，可以惠及235條鄉村及大約11萬名村民，更加為鄉郊地區提供了需要的骨幹基建，有助未來擴大5G的覆蓋範圍至有關地區。議員亦提及光纖到戶。正如邱騰華局長昨天在立法會解釋，由於進行配線和安裝工程方面涉及私人土地及物業，必須由有關的業權擁有人與固網商達成商業協議，才可進行相關的工程。這些安排與市區用戶面對的情況無大分別。在雨水排放方面，發展局和相關部門自1994年起，分階段為新界及全港其他主要地區制訂及更新雨水排放整體計劃，並且按着計劃推展多項的雨水排放工程。在新界區，我們已經完成了多項總長度超過100公里的河道治理工程，以及27個位處低窪鄉村的防洪工程。在排污系統方面，全香港大約有1,000條鄉村或鄉郊地區，部分離開公共污水收集管網有相當的距離。環境局和相關部門一直積極透過鄉村污水收集系統計劃，逐步為偏遠鄉村地區提供公共污水設施，以改善當區環境和衞生條件，亦減低河溪及沿岸水域的污染。在2018年至2020年間，相關的工程撥款共達31億元。本年內，有關方面計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涉及的相關計劃總值約6億元，我盼望議員能夠支持。在運輸基建方面，政府一直按照土地用途規劃提供運輸基建配套。在鄉郊地區或鄰近地區有發展計劃的時候，運輸及房屋局和相關部門會因應有關發展項目的規劃參數，考慮是否有需要興建新的運輸基建，以及現有運輸基建是否需要進行提升或改善工程。此外，發展局亦透過改善碼頭計劃政策，提升多個位於新界及離島偏遠地區的現有公共碼頭的結構安全，以及改善現有碼頭的設施，這可以照顧到一些主要倚靠船隻出入的村民及漁民作業的基本需要，同時亦方便市民前往有關地方。目前，發展局正在全速進行第一階段的改善計劃之下10個公共碼頭的工作，亦都已經提前推展了計劃的第二階段，希望能夠改善到另外13個公共碼頭。不少議員亦提及活化鄉村地區，改善經濟就業情況，特別是農業和漁業。在農業方面，食物及衞生局將會在古洞南建立農業園，整個農業園預計可以提供大約80公頃的農地。農業園之內會興建各種的基建設施，例如道路及行人徑、灌溉、排水及排污等設施。政府亦會提供技術的支援，幫助農民在園內務農。我們關於"農業優先區"的顧問研究，目前亦都是積極推行中。在漁業方面，食衞局透過漁業持續發展基金的支援，協助漁業界發展具香港漁民文化特色的休閒漁業項目。政府相關部門亦會在考慮各個魚類養殖區的情況後，容許海魚養殖業牌照持有人在魚排上讓公眾可以參與休閒垂釣。議員亦都提及推動"智慧鄉郊"的發展，在這方面，在去年12月，創新及科技局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2.0》，當中特別提出智慧鄉村先導計劃的構思，探討利用科技解決鄉郊或較偏遠地區居民在日常生活方面面對的挑戰。創科局已經聯繫新界鄉議局及其他機構，因應不同地點的實際情況，就個別先導項目進行研究。在未來一年，政府各個部門及相關機構會致力推動和落實智慧鄉村試點計劃，包括我在開場發言中提到，在鄉郊地區提供免費流動網絡服務。

當時亦不是每一個新界適當地區都有大綱規劃圖，因此，的而且確會出現一些雜亂無章的情況。有關情況在過去一段時間和未來會進一步得到改善。我們在過往一段時間，透過大家的努力，已經為古洞北/粉嶺北和洪水橋/厦村這些新發展的地區制訂了規劃圖，而現在已經到了正式落實的階段。我們剛剛推出、正進行招標的土地中，已經有古洞北的土地可以用作住宅發展。新界北發展區3個部分總面積超過1,400公頃，相關研究我們也是提前上馬，在下個月便會來到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申請撥款進行相關的、不同階段的研究，我們屆時會作進一步的詳細解釋。所以，新界區未來的發展是豐富的、是精彩的，我們亦確信有關發展會對新界居民的生活環境帶來進一步的改善。有議員亦提及，政府是否把一些厭惡性設施集中在新界，特別是接近邊境的地方呢？

事實上，一些設施，例如處理廚餘和廢物的設施，亦是為應付當區未來發展的需要，或是為應付整個香港社會的需要。在政府而言，把某些個別設施分成為受歡迎，或者沒那麼受歡迎，未必是最適切的做法。反而不論是任何設施，我們必須考慮在設計上，它要與當地的環境協調，而在未來操作上，亦都不會對當地居民造成不便或滋擾。這些其實我們都是努力去做，特別就着例如新界區一些廚餘設施，我知道環境局已很清楚地解釋如何在這方面做得更好。議員亦提及沙頭角的開放情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沙頭角而言，由於中英街沒有一個明確的邊境屏障，所以它的保安和走私風險較高。在現階段，政府沒有確切計劃改變現時的安排，但我們持開放態度，樂意聆聽大家的寶貴意見。主席，向前看，政府各個政策局和部門會繼續同心協力，充分合作，改善鄉郊的環境和發展。我在這裏再次感謝劉業強議員提出議案和何俊賢議員提出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的修正案。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

香港都市化的過程，並非要消滅鄉郊社會，而制訂全面鄉郊發展政策，亦非為窒礙都市化的進程，而是要在促進城鄉共融的前提下，讓香港整體發展能更好、有效及有序地融入大灣區。完善而具前瞻性的鄉郊發展政策，將會令"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更多姿多采。我感謝15位議員的發言，豐富了我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業強議員動議的議案，經何俊賢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

葛珮帆議員動議的"徹底改革通識教育科"議案。有兩位議員會就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會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稍後我會先請葛珮帆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然後依次序請梁美芬議員及郭偉强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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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教育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關乎下一代的成長、香港的未來，所以社會一直非常關注香港的教育問題。近年討論最多和最激烈的是通識科。主席，我這項題為"徹底改革通識教育科"的議案本應在去年12月9日提出，但由於種種原因順延至今天才提出，其間立法會有很多委員會、工作小組多次討論關於通識科的問題，而教育局也作出了不少回應。但是，我認為今天仍然可以就香港的通識科問題和教育問題，提出這項議案，讓大家聚焦討論關於香港教育的問題。主席，我們知道通識科其實是在2009年已開始推行，原意是讓學生可以通過探究各種議題擴闊知識基礎和視野，以及可以聯繫不同學科的知識，融會貫通，而目標是希望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讓他們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識和負責任的公民，亦希望可以培養明辨性的思考。

也有很多家長認為，通識科佔據學生大量學習時間，影響他們學習其他學科的進度。近年的社會事件，很多學生也有參與，這令更多家長懷疑通識科，對通識科失去信任。回看2019年的社會暴動，我們看到警方的統計數字，警方拘捕了10,148人，被捕者年齡介乎11至84歲，但未成年的人數多達17%，即是1,747人；參加暴動被捕學生的人數多達3,974人。所以，令大家突然十分聚焦並感到香港教育出現問題，我亦收到很多很多家長的投訴。

尤其在這段抗疫期間，很多教師都非常辛勞，盡忠職守，利用不同的渠道來為學生上課。我個人也曾遇到很多非常優秀的老師，春風化雨。但是，在這段時間，我時常收到很多家長的投訴，認為有些教師出現問題。所以，我們討論教育時，有時候也會收到一些意見，認為立法會不應針對教師，令教師感到極不受尊重。所以，我在此首先要重申，其實我們尊重好的教師；我們希望藉着辯論，可以令整個社會更着重教育，以及探討未來教育應要如何改革。我們看到，在這段時間，就着我在原議案中提出的一些建議，其實教育局已對通識科進行一些改革。我的原議案要求取消通識科為核心科目，無須高中學生必修必考。教育局最新的改革是，保持該科目為必修必考，但公開考試只設及格和不及格，表示這樣會釋放考試壓力。主席，我仍然認為通識科未必需要是核心科目，也未必需要必修必考。我認為，在這方面，隨着教育局的改革，我們也想再觀察，看看究竟能否達到教育局現在希望達到的目標，然後再作討論。但是，就着時代的需要，其實通識科是否真的是現在最重要的核心科目，需要必修必考呢？我認為可以再作討論。另外，針對通識科，我剛才也提到，很多家長認為時數太高，所以今次教育局也表示要重整和削減課程的內容，釋放空間予學生學習其他科目，此舉我是支持的。另外，獨立專題研究一直被批評為效果不佳，很多人認為通識科令學生"不是通識，而是通通都不識"，而批判性的思維、明辨是非方面，結果令很多學生——當然不是每一位——可能越來越偏激，只懂得批評、責罵和投訴，未必懂得如何明辨是非。所以，其實我也支持取消獨立專題研究。

這些內容原本便應有，現在再加強，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提供到內地考察的機會，以及審批教科書，我認為均是非常好的改動，但是否足夠呢？我認為政府要回答家長3項很大的問題。

我再重申，香港有很多很好的教師，但在這段時間有很多教師的言行令人失望，令到很多家長非常擔心。校園裏有教師牽頭欺凌警員的子女，我們亦看到有些教師利用教學，尤其是校本教材，向學生灌輸自己的一些政治思想，甚至帶領學生參加一些違法活動。所以我認為，在改革整個通識科的時候，教育局要回應社會和家長的訴求，表示在師資和師德的培養上打算怎樣做，讓家長和社會覺得安心。此外，在教材方面，現時已經有改進，對課程作出審批，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當然十分支持。在校本教材方面，我們已討論良久。我知道教育局剛剛在本月23日向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發出"學校選用優質課本和學與教資源"的通函，要求學校設立校本評審機制，以及要求管理層監察教師的教材應用。當局亦新增了有關的評選準則，包括必須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及態度，內容必須客觀持平。對於教育局終於回應我的訴求，提出需要進一步監察校本教材，以及有足夠的指引，我亦表示支持，但最重要是如何落實執行。在這方面，我希望教育局未來可以向我們提供更多詳細資料，指出當局打算如何落實執行，相信這方面亦會有好的改進。關於考試和出題，教育局現時仍然說通識科要必修必考，考試也依然要及格，但考試和出題方面的準則如何？最近考試出題出現了問題，令人十分擔心。在這方面，我相信政府亦需要提供更多詳細資料，向家長及市民大眾解說在考試和出題方面如何可以做到好好的把關。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是否需要改革，我覺得是另一個我們需要詳細討論的議題。我們最着重的，當然是學生在整個教育過程中，如何學習到正面的價值觀、國民身份認同、對國家的認識。我覺得這方面還需要大量工夫，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師資。如果教師在這方面還是扭曲價值觀、對國民身份不認同、對國家不認識的話，試問他們又如何通過課程教導學生？所以，主席，我現時最憂慮的就是師資的問題。

主席，現今是一個科技創造未來的年代，互聯網上的信息泛濫嚴重，但亦充滿了知識。今天的教育其實要教授甚麼？很多家長有時候會對我們說，如果要學習知識，網上甚麼知識都有；如果要學習反應、運算、推演，其實人工智能比人類更快、更聰明。學生要學習甚麼？我之前多次在立法會提出，我覺得今時今日的必修科應該學習善用科技，學習電腦互聯網的語言、編程及人工智能。

今時今日，我覺得這是我們更加需要思考的。因為我們曾經走歪路，今天更需要重回正軌、走回正路的時間，我會想其實教育要教授甚麼？主席，我覺得最重要是教導學生怎樣做人，做一個有智慧、有修養、有能力、有良心的人。北宋大家張載的名言，說教育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覺得就此我們要重新思考，在整個香港教育，無論是通識科還是其他科目，我們要培養香港未來的人才走向哪個方向？主席，香港今天由亂入治，是時候重新面對教育的問題，重新檢視香港的教育，為香港和國家培養新一代的人才。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少年志，國家志"，我們看到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少年人的品德、立志，會決定這個地方的未來。近年，香港的教育制度出現嚴重問題，特別是未成年人的教育及教師的品格，均受到社會的高度關注。葛珮帆議員剛才說很多教師也問，為何立法會一而再，再而三地討論通識教育科的問題。我想指出，我們關心的是教育界的害群之馬；如果教育界沒有害群之馬，根本無須對號入座。

通識科確實涉及很大的群體，而我認為當中更涉及政治利益。我剛才重申，如果教育界沒有害群之馬，根本無須拒絕我們就通識科提出的意見。

可是，政府當局不單要求考試，還要求必修、必考、必計，而且試卷更設有必答題。因此，即使當時尚未出現備受關注的政治考量，大家單從教育角度已經提出了很多問題。

這對父母當時是由一名區議員介紹給我認識的，他們很希望我可以代表他們提出有關通識科的問題。自此，我與一批家長、老師、校長及願意關心通識科的人成立了關注通識教育聯席會議。我們每年均審議教育局的試卷，亦嘗試聯絡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但我們的努力始終被漠視、被敷衍，甚至可以套用特首近日的說法，就是"視而不見、見而不理"。不知局方是無動於衷或無奈——當時並非由局長負責，我必須公道——這件事情是有歷史的，一直發展至今天。記得在現任特首參選時，我曾特別問她對通識科的態度。

主席，感謝葛珮帆議員提出這項議案。

主席，"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任何國家也希望培育有理想、有擔當的年青新一代，因為這關乎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復興。眼見現時西方國家出現排華情緒，也有針對亞裔人士進行攻擊，如果我們的民族不自強，去到哪裏也只會被人欺負。

究竟這問題是否要得到正視呢？絕對要得到正視，這情況亦反映通識科被異化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不得不改。

主席，教育局早前公布的改動方案是不"殺科"、調整考試評級和課程內容。

說到這裏，其實已不是對與錯的問題，而是大家都知道這應是最後機會。如果改革依然不成功，"殺科"便在眼前，這點是要清清楚楚的。我在此奉勸不論是學校、同學或老師，如果珍惜這個科目，便真的要做好改革，依足指引辦事，令這個科目能夠返回設立該科的初心，以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如果他們要教導學生，學生便會啟動投訴機制，找老師麻煩。

究竟教育局可以如何幫助他們，讓他們不會在校內變成好像動物園的一群？

如果用這種態度來處理事情的話，我很擔心這些教師最後會失去鬥志，並可能在逼於無奈的情況下離開他們的專業崗位，這是我絕對不想看到的。

過去通識科的課程流於空泛，改革後的通識科會讓學生加深了解社會、國家、人文世界和物質環境等較為複雜的內容。再者，亦會強調傳承中華文化，讓學生加深對個人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身份的了解和認同。

有些人連歷史也想篡改，說甚麼鴉片戰爭是為中國好，日本侵華利大於弊等，這些情況都不容許再出現。其實，說到底就是要珍惜年青一代。年青一代要在中學時期修讀通識是頗為艱難的，因為要涉獵的範圍太廣泛。中學生要做到通才、通識，不止要學習課本上的知識，還要理解社會和世界如何運作，所以相對我讀中學時的要求是更艱難。

但是，很可惜，由於政治滲透校園，我相信有不少學校現在都出現壁壘分明的情況，導致將來的社會較難凝聚共識。當大家說可以各持己見、暢所欲言的同時，為何不想想只有700多萬人口的社會要凝聚共識也那麼難，那麼其他國家該如何管理和施政呢？主席，我認為有關國情的部分可以着重留意一些重要的詞語，例如"兩個百年"的目標，每個五年規劃的方向，讓學生能夠真正跟隨國家發展的步伐，並理解國家發展的方向。當然，我們亦很強調如何做好對學校或老師的監察。我相信將來的老師會完全理解《香港國安法》的內容。理論上，他們都是愛國者，如果要求老師也要宣誓，是否也是合情合理的做法？此舉能讓家長放心，也讓同學安心，亦是解決現時一些爭拗和不信任的方法之一......

主席，通識教育科是自2009年起推行的新高中課程的四大必修科目之一，在2012年第一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正式開考。教育局當時的理念，是希望學生運用從其他學科獲取的知識和概念來探究當代議題，並且讓學生培養獨立思考、多角度思維和正面價值觀，以及發展探究式學習能力。然而，通識科被視為香港教育史上最具爭議性的學科。對於此學科考核形式怪異、獨立專題探究造假、評分準則欠缺客觀標準、課程範圍過於廣泛，以及師資培訓專門性存疑等，社會上一直爭論不休。近年社會上更有強烈不滿聲音，指通識科導致年青人變得激進。前特首董建華先生說他任內推行的通識教育完全失敗，而且間接造成大批年青人反對政府的局面。林鄭特首在2020年11月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指出，通識科沒有課程框架，教科書亦無須經過審批，因此是一個大問題。她又表示通識教育由第一天起已出現問題，而在其任內第四份施政報告中，她提出要糾正通識科的異化現象，並認為通識科將批判性思維異化為事事反對。主席，我相信本會內與我年齡相若的同事，均沒有接受這種港式通識教育。事實上，每個人的體會、獨立思考、多角度思維、正面價值觀及探究式學習能力，是需要通過生活、學習、工作經歷及與不同的人和事接觸後逐步累積和感悟而成，不可能只透過修讀一個學科便達到這個境界。

單單具備批判性思維是絕不足夠的。通識科其中一章是"今日香港"，教材和試題也會論及普世價值和香港的核心價值。長久以來，我們很多時候會把西方國家標榜的核心價值視為普世價值。

在潛移默化下，西方即普世，自己國家、民族的核心價值則被淹沒了。正如教育局指出，現時的通識科課程開放而富彈性，容易被少數人士自行解讀演繹。局長剛才指出了很多為人詬病的地方，包括過多時事討論，加上學生缺乏有系統的知識，以致討論流於泛泛而談；受公開試擬題方向的倒流效應所影響，討論呈現二元對立，而且過分聚焦於政治議題；錯誤解讀批判性思考，以為是代表敢於挑戰權威，凡事傾向批判，忽略了須建基於事實作出審慎思考判斷的原則。課程已推行超過10年，在課程內容、教學策略以至評估考核方面都有惡化的趨勢，因此有迫切需要進行改革。然而，我感謝並樂見現屆政府改革通識教育的決心和行動。特首在去年11月發表施政報告時提議改革通識科。一天之後，教育局正式宣布通識科要改革及重新冠名，不再設有獨立專題研習，公開考試評級亦只設"及格"及"不及格"等。今年2月，教育局再次發出通函，表示通識科將由現時的6個單元改為3個主題，包括"'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以及"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根據建議，公開考試的試題會增設多項選擇題，試卷的第二部分是資料回應題，由兩份卷改為一份卷，並刪去延伸回應題。教育評議會其後建議把通識科易名為"國民與社會科"，以加強國民教育，並鼓勵高中生多前往中國內地考察。我認為上述多項建議都是着眼於撥亂反正。主席，我很感謝葛珮帆議員今天提出原議案，以及梁美芬議員和郭偉强議員提出修正案。他們認為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較早前提交的報告，完全沒有回應社會的關注，當中提出的建議亦過於保守，不符合現今社會的期望。因此，他們提出多項建議，以徹底改革通識科。我支持該3位議員今天提出的原議案和兩項修正案。謹此發言。多謝主席。

主席，我當初非常理解以通識科作為主修科的原意，是希望擴闊學生視野，正如剛才議員提到通識科的好處時所說。

既然如此，為甚麼本地學校要將通識科列為必修科呢？

因此，我和自由黨一直提倡將通識科由必修科改為選修科，亦歡迎教育局將考核評級改為"及格"與"不及格"，以減輕學生的壓力。但是，無論是必修科或選修科，通識科都一定要有官方教材。通識科一直極具爭議，由推行至今都沒有一套官方教材，甚至沒有認可的學校教材，導致教師"無皇管"，喜歡教甚麼便教甚麼，亦令學生無所適從。再加上近年通識科的必答題都是關於香港政治，令學生無端為了應付通識科而參與政治討論，例如2019年要求學生分析激進泛民與本土派，又要求學生討論行政長官可否有政黨背景。究竟討論這些政治偏頗的題目想學生學到些甚麼呢？實在令人費解。當考試題目牽涉政治，教師上課時便無可避免地要提及政治，於是問題便來了。我不否定每個人皆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但老師就是老師，理應不偏不倚，客觀地教導學生，而不是將自己的政治思想硬灌輸予心智未成熟的學生。所以，我近年不斷提出要在課室安裝CCTV，目的是要確保老師的教學不偏離教材之餘，在有爭議時更可以還老師清白。此外，家長亦可以重溫課堂內容，幫助子女溫習。這樣既可以了解子女在課室所學，對老師及管理層都是好事。我必須再次提醒家長、老師及學校管理層，安裝CCTV不是監察學校管理是否完善，或老師是否依據教材教學，亦想告知家長這不是要監察子女的行為。其實，安裝CCTV對我來說是百利而無一害，只是幫助家長更了解及跟進子女的學習進度而已。此外，我同意加強國情教育，在中港關係日益密切的今天，香港學生身為中國人，理應加深對國情的了解。中國改革開放數十年，在經濟、文化、科研等各方面皆取得巨大成就，學生理應有所認識。既然前線教師在教授相關議題方面存在困難，當局有必要加強這些方面的研究，為前線教師提供更多指引和協助。主席，我重申自由黨支持徹底改革通識科，將其列為選修科，制訂官方教材及培訓相關教師，這些對於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擬出試題均十分重要。最後，我發言支持葛珮帆議員所提出"徹底改革通識教育科"的議案，以及梁美芬議員及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葛珮帆議員"徹底改革通識教育科"的議案。我對於新高中學制的通識教育科存有疑問，已有10多年之久。2006年，當我仍在美國求學的時候，聽到當時的教育統籌局要引進通識科，我跟一群香港同學已經感到十分擔心。

當我回港並當選議員後，自2009年起已不斷致函教育局局長和立法會的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

讀歷史便不關心社會嗎？讀中史便不關心社會嗎？我主修英國文學，那個年代並沒有通識科，難道我便不關心社會嗎？因此，這假設是完全錯誤的。

獨立專題研究方面的問題更大，因為資源短缺的家庭根本沒有能力搜集大量資料。最令人不滿的，當然是六大單元中的"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

在美國，History在絕大部分較好的中學都是必修科。

主席，感謝葛珮帆議員提出"徹底改革通識教育科"議案。2019年下半年的"黑暴"事件，有大批大學生、中學生甚至小學生參與。根據警方的統計數字，在超過1萬名被捕人士中，竟然有20%是中小學生，未成年者超過1,700。有些個案更被揭發是由教師牽頭帶領學生前往參與，反映近年包含"港獨"、"自決"、違法達義及本土恐怖主義的思潮，正在荼毒部分青少年，令一眾家長譁然。社會上廣泛質疑，作為高中學生必修科的通識教育科，已經偏離制訂科目的原意。此外，教材、師資及教學方法方面亦同樣出現異化，令部分別有用心的老師有機會利用課程的灰色地帶乘虛而入，灌輸錯誤的價值觀，荼毒年輕一代，所以才會出現心智未成熟的學生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因此，我認同葛珮帆議員在原議案中提及的一系列建議，政府應該徹底改革通識科，正本清源，引導青少年建立正確的國家觀念和人生價值觀。事實上，國家早於2019年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關於港澳的章節中已經表明，必須加強本港青少年對憲法、《基本法》、國情、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的教育。我認同郭偉强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出，應該加強國情教育的部分，這樣才有利提高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我認為教育局有必要借助這次辯論優化方案，加強學生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的認識，培養他們對守法和國家的觀念。同時，要利用通識科融合中國歷史和地理情況，以及近年國家高速發展的多方面因素等，在課程中與海外不同經濟體進行優劣的比較，並作出客觀分析和理性批判。此外，亦要為教育工作者提供更多資源和人才配合，通過不同的主題交流團，讓學生實地體驗，從而慢慢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為令學生能夠活用課本的知識，我認為首先要讓學生跳出課堂的框框，增廣見聞。教育局和校方應該因應通識科的課程需要，為學校提供額外支援。

代理主席，在"黑暴"期間有超過1萬人被捕，當中4,000多人是中學生或大學生，情況令人震驚和憂慮，很多人認為原因是通識科出了大問題。通識科是高中的核心科目，原意是要訓練學生的分析能力和視野，增加對香港、國家及全球的認識。為了讓學校因應社會發展及教學情況授課，教育局最初沒有制訂教材規範，也沒有教科書，授課內容是由校方及教師制訂。事實上，通識科自推出後一直為人詬病，原因是課程不着邊際，學生的學習壓力相當大。近年社會熱炒政治議題，通識科亦變得政治化，不論教學內容或考試題目均涉及政治議題，甚至有失德教師向學生灌輸"黑暴"歪理。社會終於看清楚通識教育的種種弊病。雖然我相信大部分通識教師都是專業持平的，但事實證明，很多有政治立場的教師在教學時，引導學生跟隨他們的政治思想。過去傳媒多次揭露這種違反專業操守的行為，例如有教師製作極度偏頗的教材，鼓吹學生公民抗命、罷課、佔領，並對學生在佔中期間的行為予以讚賞，更以偏概全地醜化內地及香港政府。此外，在前年"黑暴"期間，更有人揭發一些散播仇警、仇中信息及支持"黑暴"的人，是通識教育系統的重要人物，真是令人震驚這些教師對學生進行政治"洗腦"，從而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我看見中學生身穿校服上街，感到特別痛心。既然社會人士清楚了解通識科的種種弊病，便應盡快作出改革。教育局近日發出優化通識科的諮詢文件，並提出多項改革，包括重整課程內容，由六大單元改為3個主題，授課時間亦由250小時減至大約130小時至150小時，公開考試亦只設"達標"與"不達標"兩級，以減低學生的壓力。

因此，這次改革將大大減低學生的學習壓力，對學生及家長而言也是好事。新通識科將會有具體的學習重點，而且設有教科書。按照現行的課本送審機制，新通識科課本亦會送審。事實上，有了固定的學習重點，便可避免有政治傾向的教師胡作非為，而教科書送審亦可避免教材出現偏頗。我認為這是正確的方向，亦可解決最大的弊端。由於新通識科包含國情教育元素，有人認為這是變相的國情教育，於是大力反對。國情教育有甚麼問題？教育局指出，課程的其中一個目標，是培養學生的國民素養及國民身份認同。課程讓學生能夠立足香港，理解國家的未來發展。這一直是中小學教育的宗旨，並非新事物。教育局還指出，只要是基於事實和理性分析，新學科亦可討論事情的好壞。事實上，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國家及國家歷史只是基本知識，是自然不過的事，西方國家也有這樣做，並沒有人反對。

學生有了親身體驗，認識國家的真實情況，便不會被人蒙蔽。

我希望教師明白，如果他們教壞學生，特別是向學生灌輸無須守法或可自行決定何謂惡法的概念，學生便一定會犯法，亦一定會走上歧途，令他們的家庭陷入苦海，這樣教師真的是罪大惡極。因此，我希望教育局加強監察，以免教師誤人子弟，這樣教育局局長便功德無量。

我們現在討論的議案是"徹底改革通識教育科"。

我認為應該取消通識科，並非單純基於今天的結果，而是基於我對教育的本質的理解。

我認為大家一直忽視一點，就是我們都希望學生懂得思考。除了知識上的能力或以基本的考試或學分作為唯一指標外，還有其他更重要的部分，包括品德及其他能力的培育。

是否單純把西方鼓勵個人獨立思考或批判能力的一套照搬過來香港，便等於支持多元智能理念？我的立場相對保守，我認為過去的"填鴨式"教育在某程度上是香港成功的其中一個階梯。

近年出現一種情況，我感到很奇怪——建制派議員剛才也有提述——似乎人人都懂得批評及表達自己的看法，但這究竟是否我們所理解科學的批判精神？

因此，我認為應該取消這個學科，因為它破壞了過去數十年來建立的教育基礎。建制派議員剛才提過政治上的理由，我認為與其"掛羊頭，賣狗肉"，推行變相的國民教育，不如正正當當推出愛國教育科，不要裝模作樣。

代理主席，首先，我感謝葛珮帆議員提出"徹底改革通識教育科"的議案。

葛珮帆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指出了多個重點，我們由此可知，通識科的改革並非一下子可以完成，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為何有些學生會選擇跟隨那些失德教師參與違法抗爭或暴動呢？

過去的教育制度，我所聽到、看到和感受到的價值觀，是一面倒強調個人自由和權利，似乎忘記了天秤上有權利就有義務。個人對社會應負的義務和責任，價值觀教育竟絕口不提，又或是擱置一旁，只強調並放大個人權利及自由。

我們的社會過去不斷強調個人自由和權利，而忘記或刻意不提個人對社會應負的責任和義務，甚至連最基本的守法義務也不提。當我們的下一代不斷接收這種信息，社會又何來穩定呢？

我也會支持其他修正案，我謹此陳辭。

自2009年起，政府將通識教育科列為4個核心科目之一。

香港正在發生甚麼事呢？

香港是中國的地方，我們都是中國人，很多人也是從國內走難來港的。

如果他們有能力，便叫他們出來參選議員。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葛珮帆議員提出原議案，以及梁美芬議員和郭偉强議員提出修正案。毫無疑問，社會各界都十分關注這項議題。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隨後公布了通識教育科的改革方向和方案，就是當局將精簡通識科，雖仍維持必修必考，但評級改為"及格"與"不及格"，同時重整及刪減課程內容，不設"獨立專題探究"，又設立經審批的"適用書目表"，並且重視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及國民身份認同，學習《憲法》、《基本法》和法治，更會提供內地考察機會，讓學生親身認識國情和國家發展。凡此種種，無疑為全面檢討通識科邁出重要的一步，但卻似乎仍未完全滿足社會要求。特區政府在教育方面投放甚多資源，但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席捲全港，為數甚多的大學生、中學生被煽動上街參與違法"黑暴"行為，嚴重破壞社會安寧，其中不少人涉及傷人、襲警、刑事毀壞、縱火等罪行，須承擔法律責任，令人慨嘆。此事亦暴露教育界存在不少問題，而通識科教育正是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

不過，高中通識科長期備受爭議，更重要的原因是教材編撰及課堂講授基本上是放任自流，欠缺客觀的評核準則。部分教師的表現亦屬"專業失當"，還有些別有用心者肆意利用通識平台，向學生灌輸違法達義等扭曲的價值觀，甚至宣揚"港獨"等激進主張。正如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強調，"政府在教育工作的角色不只是提供資源，更是政策的制訂者、推行者及監管者"，對於通識科的流弊，當局確實有必要盡快撥亂反正。

此外，不少工商和專業界的朋友表示，時移世易，應充分利用改革通識科帶來的契機，進一步取消通識科為核心科目。高中學生不再必修必考，讓他們有更多時間修讀心儀的選修科，以及作出有利於個人未來發展的抉擇。其中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是，加強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相關學科的教育。在進入21世紀後，全球已經進入以創新科技帶動的新經濟時代。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有的衝擊，我們有賴科技防疫抗疫，包括疫苗的研發。中央政府又大力支持港深合作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預期本港未來的科研投放、創科發展機遇和科技人才需求都需要增加。行政長官宣布撥款20億元設立為期5年的傑出創科學人計劃，吸引海外科研人才來港，但我們更需要在內部培育人才。

財政司司長亦於2019年宣布預留4,000萬元，為本地大學STEM課程本科及研究生安排短期實習。今年年初推出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亦特設約700個創科職位名額，鼓勵企業聘請本港大學畢業生在香港和另一大灣區城市，從事與創科相關的工作及接受在職培訓，以促進科技人才的培養與交流。本港對青年科技人才的需求只會有增無減，為了配合這個發展趨勢，必須推廣並加強STEM教育，給予學生更大的選科空間，並為他們營造更多發展機遇。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支持由葛珮帆議員動議有關"徹底改革通識教育科"的議案，以及另外兩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對局長抱有很高期望，而局長亦十分願意接納意見。他在教育局工作了很長時間，十分明白局內的運作，亦了解當中存在一些難以觸碰的問題，但他仍然願意硬着頭皮迎難而上。就此，我首先要讚賞局長。今天，我看到《蘋果日報》的報道，指局長昨天回應周浩鼎議員的質詢時用了......很多政府官員和社會人士均形容2019年的事件為"黑暴風波"，但我認為輕則是"黑暴風波"或暴動，重則是"顏色革命"，所以我曾建議局長不要再稱之為"社會事件"，因為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局長昨天說是"社會動亂"，我對此十分欣賞，證明他願意接受意見，"是其是，非其非"。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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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換句話說，推翻共產黨便是違反《憲法》第一條。我認為教授那麼多通識，但卻說不出靈魂，連《憲法》第一條也不加以彰顯和學習，我們又如何可以明理？

知識就是知道我們所在，知道我們所站，知道我們所做，而且明白，知而又識。

我今天向局長讀出《憲法》第一章總綱的第一條，因為這正是《憲法》最重要的靈魂。

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這兩句前後呼應。大家只要看看《憲法》，便會明白最終國家會進入的境界，就是"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代理主席，多謝葛珮帆議員提出"徹底改革通識教育科"議案。

張國鈞議員剛才特別提到一種罪惡。

第二，關於學生和所謂的社會運動，很多特區政府文件也形容為動亂，而何君堯議員剛才說得對，那些其實是動亂。

在西方大海文明下，他們只懂種植橄欖，需要透過交易才可獲取其他生活必需品。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簡單來說，就是完全被侵蝕，根本毫無作用。如果取消通識科，我必定贊同；對於現在只是取消通識科作為核心科目，我當然也贊成。

我們想想，在香港的教育體系中，被異化的科目是否只有通識科？

我知道局長在這一年半載以來十分辛苦，要處理一些非常棘手且存在已久的問題。他的工作可能會令很多人不開心，但為了學生及下一代着想，局長的工作是艱苦但有意義的，所以我們十分支持他的工作。為甚麼剛才我會說很多學科容易被異化？

但是，校本制度本身確有問題，因為教育局不需要管理，一切事情皆由學校自行管理。

教育團體或辦學團體給予校長的協助或外力是否足夠呢？如果我是校長，我也不會對我的同事施加嚴厲的管理。

因此，校本不等於放任不管，亦不等於不准管或不能管。

香港的教育出現問題，教師固然有責任。儘管我們希望好的教師可以繼續發展，但也要考慮為何香港的教育體系會出現這麼多問題。

中國語文科也有不少教材是由教師自行尋找的，那麼當中有否出現問題呢？我希望教育局可以全面檢視，防止學生被異化，被人"洗腦"。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徹底改革通識教育科"的議案。

回看當年的文件，我發覺時勢已有所不同，大家的說法也有分別。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主席，多謝21位議員在我提出"徹底改革通識教育科"議案的辯論中熱烈發言。我聽到很多議員支持我提出的建議，不應將通識教育科列作核心科目，並規定學生必修必考，多位議員甚至認為通識科根本不應該存在。

我今天十分感謝梁美芬議員和郭偉强議員提出修正案，我支持兩位議員的修正案。梁美芬議員特別提出，通識科除了不應作為必修必考的核心科目外，也無須"必合格"。

因此，如果通識科不是"必修必考必合格"，這科的成績便不會列入大學的入學要求，我覺得這是值得考慮的。

我相信大家在這段時間也發現很多這樣的問題，而我亦曾接獲很多相關投訴。一些思想偏頗的老師利用其教師身份，將自己的政治主張，甚至一些違法達義等偏激偏頗的主張帶入校園，而我們的確看到很多學生曾做出偏激的行為。

原本很乖巧的子女在不知不覺間變成了暴徒，令他們措手不及，家不成家。

另外，郭偉强議員特別提到，不可以讓"通識科成為了別有用心的人士將政治滲透校園的工具"，這跟梁美芬議員的意見一致，也是今天很多發言議員提出的主要觀點，我們絕對不容許政治入侵校園。此外，郭偉强議員亦提到，要加強國情教育的部分，提高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我認為千萬不要將交流當成旅行，希望日後的交流活動是比較深入和深化的，讓學生能夠認識國情和增加國民身份的認同。國家未來的發展是很令人期望的，我們很快便會成為國際第一大經濟體。在充滿發展機遇的同時，我們希望香港學生可以從小了解他們能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找到自己的未來，並明白在國家的發展中，可以出一分力、發一分光。我再次多謝今天所有發言的議員支持我的議案，亦希望政府聽到我們的聲音，盡快徹底改革通識科。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請梁美芬議員動議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徹底改革通識教育科"所提出的議案或其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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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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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